主席，西九文化區是香港很重要的一個文化建設。根據2013年1月獲核准的西九文化區發展圖則的規劃主題與設計原則，西九文化區將發展為一個糅合地方與傳統特色，並且加入國際元素的世界級文化藝術綜合區，以帶來更豐富的藝術和文化生活，創造就業機會並促進旅遊的發展，同時可以令香港成為國際文化都會。在西九文化區發展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能令區內設施更多元豐富，有助實現文化區的願景。每一個項目由構思至落實都會有籌備的過程，主事團隊有責任做好前期的研究和策劃工作。就故宮館項目而言，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與故宮博物院於2016年12月23日簽訂《合作備忘錄》是確定項目可行性的第一步。當醞釀項目的前期工作完成，特區政府和西九管理局已經立即邀請傳媒出席與故宮博物院的《合作備忘錄》的簽署儀式，隨後並舉行新聞發布會，詳細介紹計劃。在簽訂《合作備忘錄》後，前政務司司長暨西九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即於2017年1月6日出席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詳細解釋故宮館的籌備過程、各項考慮和項目詳情。內務委員會文件提交了《合作備忘錄》全文，全面反映西九管理局與故宮博物院合作意向的內容，前政務司司長亦於2017年1月10日舉行記者招待會，詳盡和全面地解答媒體以至公眾提出的各項問題。西九管理局隨即於1月11日至3月8日期間，進行8星期公眾諮詢活動，收集公眾對項目的意見，涵蓋故宮館的設計和營運，以及展覽和教育活動的重點方向等。其後，西九管理局於2017年4月21日將公眾諮詢的意見分析要點呈交立法會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供委員參考。西九管理局董事局在5月9日的會議上審議並接納了由西九管理局委託的獨立諮詢顧問提交的公眾諮詢活動報告和西九管理局的相關回應，並同意與故宮博物院擬訂《合作協議》，以推展項目。西九管理局在2017年5月29日的聯合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報告了諮詢結果。

西九管理局與故宮博物院在2017年6月29日簽訂《合作協議》，《合作協議》訂定合作的主要原則，已全面反映雙方磋商的結果。西九管理局將負責故宮館的日常運作、策展和維修保養工作，西九管理局將成立一間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負責管理博物館。《合作協議》提供的安排超越了現有文物外借到境外的限制。

主席，我希望簡單發言，支持陳淑莊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動議的議案，向政府當局索取西九文化區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相關資料和文件。

我不知道，那是政府的解釋。

大家都記得，該項協議公布後......

當然，這是另一個問題。

有市民認為，西九始終是一個文化藝術區，應具備良好的表演藝術場地以至博物館等設施，亦有很多市民認為西九要保留很多土地作為綠化空間，好讓市民有休憩的地方。

一方面，我們當然希望政府提供這些文件，但另一方面，坦白說，我不希望政府給我們的答覆是它沒有保存有關紀錄。這是個老問題，我不會在此贅述。

第二，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於2016年6月直接聘用許李嚴建築師事務所，以450萬元顧問費就P46/47用地發展提供前期顧問服務。我們希望政務司司長和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代表政府就聘用上述公司向本會提交所有相關文件，包括書信、合約、會議紀錄和資料文件。

我們希望政府提交相關顧問合約及顧問報告，讓我們多作了解。

我們希望政府向本會提交有關的顧問合約及顧問報告。此外，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於2015年10月成立5人核心小組，就在西九興建故宮館的可行性作出研究。我們希望政府提交該核心小組的所有相關文件，包括會議日期——讓我們知道它開了多少次會議和每次會議的時間——會議文件及會議紀錄。該5人核心小組於2016年年初曾就興建故宮館的可行性諮詢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3位資深成員。

主席，我簡單講述了陳淑莊議員在這項議案及其附表下要求政府提供的文件所應載有的內容，希望大家都看到這些內容的確非常重要。

我希望主席和所有議員均支持這項議案。

過往西九文化區有多項大型建築，包括M+視覺文化博物館、戲曲中心、M+展亭等，建築設計均須經公眾諮詢收集意見，再選定最終的方案。

這不禁令人質疑，嚴迅奇包攬政府兩大文化地標的建設項目，當中是否涉及利益輸送？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發表聲明表示，嚴迅奇了解西九文化區的願景，其國際級的博物館設計及建築專業知識獲廣泛認同，加上他醉心中華文化，貢獻獲業界認同，因此直接委任是合適的安排。

世界各地知名的博物館，即使不是由政府出資，通常也會透過公開招標或比賽挑選合適的設計。如政府的原意是給予本地專才機會，在設計當中融合本地元素，我當然歡迎之至，但為何不可以公開招標及徵求設計意念？故宮館是否一項政治工程，急於在2022年落成，為九七回歸25周年"贈慶"？西九文化區佔地49公頃，自董建華年代以來，經過10多年規劃，曾進行多次諮詢及整體布局考慮。

我剛才談到西九文化區的規劃原意。我支持索取的文件，正正關乎整個文化區的規劃原意。我剛才提到，西九文化區內，不論是戲曲中心、M+博物館或萬人表演場地，落實前均經過多番諮詢及討論。

說出剛才這番話的，正是本地的策展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碩士課程主任何慶基。

如貿然加入新元素，必然會對整體形象或整個發展思維有所影響。

在2016年12月23日，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和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北京與故宮博物院簽訂《合作備忘錄》，特區政府選址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長期展出故宮珍藏。故宮館佔地1萬平方米，計劃於2022年落成。可是，政府卻未有提及建館所需的建築費用，僅表示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已同意捐贈35億元，以資助故宮館的建造、設計及籌備展覽等費用。當局指，由於故宮館並非故宮在香港設置的分館，所以故宮不會參與故宮館的日常運作，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會全權負責故宮館的興建、管理和營運，亦會成立一間由西九管理局董事局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

由於計劃涉及西九文化區用途及工程的程序公義問題，政府有責任向公眾清楚交代事件的來龍去脈，並公開所有相關文件。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第19條訂明，西九管理局須就發展或營運文化設施的事宜，"在該局認為適當的時間，藉該局認為適當的方式，諮詢公眾"，但政府卻在未經諮詢立法會及公眾的情況下"拍板"興建故宮館，明顯違反了程序公義。林鄭月娥當時回應指出，故宮館選址西九文化區，屬於一項文化設施，故不涉及改變土地規劃用途及城市規劃程序。

同時，林鄭月娥亦指出故宮的魅力沒有人能夠抗拒，加上項目涉及中央政府、國家文化部及故宮博物院等，如諮詢期間出現反對聲音，便會相當尷尬。

以擔心出現反對聲音為由直接拒絕諮詢，換言之，只要不諮詢便不存在反對聲音。難怪政府未有就"一地兩檢"和國歌法等事宜進行諮詢，原來是怕反對聲音。由此可見，主事的官員自把自為，視民意如糞土，表面說為了社會福祉，實際上只為討好北京。

例如，多位本地文化人一直爭取在西九文化區興建文學館，以推廣香港文學創作、歷史和教育，以及支援本地作家。這些原本是相當有心思的建議，可惜爭取多年卻無功而還，反而突然出現故宮館項目，在極短時間內便"拍板"通過，令人質疑政府的目的是促進香港文化發展，還或只是想討好北京。

因此，我支持議案第一點提出，"司長及常任秘書長須向本會提交所有與北京故宮博物館見面及商討有關在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事宜的文件，包括書信、資料文件和協議文件"。過程中另一個重大爭議，就是項目未曾正式公開招標，便直接委託本地建築師嚴迅奇負責設計。眾所周知，西九管理局在未經招標的情況下，於2016年6月直接聘用建築師嚴迅奇負責設計，並向其支付450萬元顧問費，嚴迅奇須於同年11月完成故宮館草圖。林鄭月娥承認，她親自接觸嚴迅奇，邀請他參與項目也是她的決定，指嚴迅奇是合適人選，並呼籲外界，特別是立法會不要把事件政治化。

此外，自消息公布後，有建築師團體提出質疑，指世界各地的知名博物館，不論公營或私營，也會透過公開招標或比賽方式挑選合適設計。

我認為政府必須向公眾澄清和交代這一點。有見及此，我支持議案提出的第二點，向司長及常任秘書長提出要求，就西九管理局於2016年6月直接聘用許李嚴建築師事務所，以450萬元顧問費就用地發展提供前期顧問服務一事，向本會提交所有相關文件，包括書信、合約、會議紀錄及資料文件等。第三方面，就有關大型表演場地因興建故宮館而被犧牲的爭議，我認為政府需向我們提交部分文件。早在2008年，西九文化區原定計劃興建一個大型表演場地，以舉行大型娛樂節目及流行音樂會。但是，在2016年9月1日，西九管理局放棄這項決定，而故宮館亦隨後公布。這項安排自然令人懷疑，大型表演場地是否為"讓路"予故宮館而被白白犧牲。

言下之意，這個決定考慮了顧問公司的意見，並非政府自把自為。

第一，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於2016年5月，已經就故宮館項目接觸建築師嚴迅奇，以及諮詢西九董事局資深成員。由此可見，西九管理局董事局很可能是為了替興建故宮館開路，而擱置興建表演場地的計劃。

更重要的是，在顧問期即將完結之際，政府竟然向外公布，該場地將會興建新建築項目。換言之，政府在決定這項用地發展項目時，根本沒有考慮顧問公司的意見。

儘管如何，整項安排耐人尋味。

如果有，請政府向公眾擺出姿態，證明"真金不怕洪爐火"，交出報告供議員查閱。

我亦支持議案提出要求，政府須提交所有關於西九管理局於2015年10月成立5人核心小組就研究故宮館的可行性的文件和會議紀錄，以及核心小組於2016年諮詢西九管理局董事局3位資深成員的會議文件及紀錄。

日後的營運開支，究竟由哪一方負擔？

我剛才曾作出批評，這項安排間接繞過立法會審議。雖然林鄭月娥強調，這做法並非繞過立法會，而是香港賽馬會願意斥資回饋社會。但是，這個項目由商議、落實、設計的撥款都是出人意表......

主席，公民黨的立場當然是支持黨友陳淑莊議員的議案，但這不是因為黨友的關係，而是道理的問題。眾所周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在未經公眾諮詢的情況下上馬，中間有很多疑團和問題，我們希望政府能夠"解畫"。今次的議案是一個最好的機會，讓政府澄清究竟在簽訂協議期間發生了甚麼事情。容許我簡單複述一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才會出現今天的討論。事緣政府在2016年12月23日，突然向香港人送上一份我們完全沒有預計過的所謂聖誕大禮，宣布跟北京故宮博物院簽訂《合作備忘錄》，在西九文化區興建故宮館。整個過程沒有經過任何諮詢，甚至連立法會也毫不知情。根據政府的說法，政府跟北京故宮博物院簽有保密協議，因此到了簽訂《合作備忘錄》的最後關頭才能公開。再者，這個故宮館由香港賽馬會捐錢全資興建，不涉及任何公共財政開支，所以無須經過立法會。

主席，《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第19條訂明，"在不損害第213a條的原則下，管理局須就關於發展或營運藝術文化設施、相關設施及附屬設施的事宜，及任何其他管理局認為合適的事宜，在該局認為適當的時間，藉該局認為適當的方式，諮詢公眾"。條文中引述的第213條又說甚麼呢？該項條文訂明，"在擬備發展圖則時，管理局須—a在該局認為適當的時間，藉該局認為適當的方式，諮詢公眾；及b諮詢民政事務局局長"。另外，第215條訂明，"在擬備發展圖則時，管理局須顧及在根據第3a款進行的諮詢中接獲的意見"。主席，這麼多條文寫明要諮詢公眾，並且尊重收集得來的公眾意見。政府今次不經諮詢，便讓故宮館工程上馬，無疑是違反了《條例》的精神。這條例當初由政府訂立，目的是保障西九規劃開誠布公，但最終違反《條例》精神，不經諮詢，秘密統籌興建故宮館的同樣是特區政府。主席，這不禁令人懷疑，究竟我們能否仍信任香港特區政府尊重《條例》精神。

主席，這根本不是諮詢，因為這立下"先斬後奏"的先例，絕對是做壞規矩。如果以後跟中國大陸合作的文化設施或大型基建也採用這種模式，繞過公眾諮詢和立法會便上馬，那麼日後香港市民的意見還有何價值？立法會又能否行使監察權？所以，主席，我絕對認為這項議案應該獲得通過，而且要求政府公開所有與5人核心小組相關的文件，包括會議日期、會議文件和會議紀錄。主席，另一爭議是公開招標的問題。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公布簽署《合作備忘錄》後不久，便傳出西九管理局欽點嚴迅奇，直接委任他成為設計顧問的消息。這絕不尋常，因為西九文化區其他項目都有公開招標。更嚴重的是，嚴迅奇不但被直接委任為設計顧問，其事務所也不經招標便獲聘為前期顧問，中間政府向相關建築師事務所支付了450萬元顧問費。當然，相比立法會平常通過的撥款申請涉及的金額，450萬元絕對不是一個大數目，但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付出了一個更大的代價，便是破壞了西九發展計劃行之有效的採購程序。主席，西九管理局的《基本工程項目採購程序》寫明，"單一或局限性招標須在局方事先批准下方能進行，獲邀標者不應被告知投標屬單一或局限性的性質，亦應按照一貫公開及選擇性招標的程序，呈交投標所須文件，局方亦須向對方發出邀標信件"。主席，換言之，直接委聘嚴迅奇已經違反上述的採購程序，這涉及我們剛才提到的過程不公開、缺乏透明度的問題。特區政府每每以事出特殊為理由，將故宮館"特事特辦"。經過今次的經驗，是否政府以後針對不需要動用公共財政開支的工程，便可不需要作任何招標，直接委任自己屬意的顧問呢？這與利益輸送有甚麼差別？此例一開，可能會造成以後貪污的誘因。主席，正因如此，我們認為今次絕對有理由支持陳淑莊議員的議案。

雖然今次的興建成本由香港賽馬會承擔，但營運成本方面，政府卻未有交代。我們可以看看"林鄭"簽署的《合作備忘錄》，第一1條第4款是這樣寫的，"西九管理局會負責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規劃、建造、管理及策展工作，並承諾提供足夠經費，支付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長遠管理、營運和維修保養開支"。後來在2017年6月26日，張建宗司長以西九管理局董事局主席的身份，亦簽訂了一份合作協議，當中第3.1a條亦大同小異，寫明"甲方"——即西九管理局——"將負責設計和建造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並根據本協議第5、7及8條，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落成後負責其日常管理、營運和維修保養"。主席，眾所周知，保養文物成本絕對不菲，如果當中涉及國家一級文物，保養成本更驚人。故宮館需要特定的儲存設施，以維持一定的濕度和溫度，才能夠保證相關文物不會被香港潮濕的天氣破壞。此外，亦須採取很多防火措施，以保護文物。

政府沒有任何交代。這些營運成本並非門券收益可以覆蓋，因為如果門票售價定得太高，相信沒有人願意參觀。更甚的是，故宮館對比香港其他博物館不算特別大型。根據西九管理局網站的資料，故宮館將會有7,600平方米的展廳。我們可以對比一下位於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那裏有7,500平方米的陳列面積，又或看看香港歷史博物館，那裏有7,000平方米的展廳。如此一對比，我們會看到故宮館並不特別大型，亦不能夠稱得上為旗艦博物館，那麼其成本效益有多大呢？特別不能忘記的是，距離香港4小時飛機航程的北京及1小時飛機航程的臺北都有故宮博物院，除非故宮館有更多國寶級展品，否則對於遊客的吸引力有多大也是未知數。主席，正因如此，我們贊成要求政府公開所有顧問報告，讓我們看清楚政府究竟有否為營運成本作出預算。我們當然希望西九管理局有考慮這一點，我亦寧願相信香港特區政府有遠見，預測到營運成本是一筆不少的開支。但是，如果政府沒有預見這一點或未就此作充分準備，故宮館最終可能需要來自外界的捐款。更令人憂慮的是，如果沒有捐款，最後可能要由納稅人"埋單"。這是否一件好事呢？最後，主席，政府似乎認為設立故宮館能夠增加香港人的民族認同感，更認同"中國人"這個身份。毋庸置疑的是，在香港設立一個故宮館、把文物帶來香港本來是一件中立的事，甚至如政府所願，有可能增加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然而，在我剛才提及的憂慮存在的情況下，這個本來中立的目標究竟能否達成，我有極大的疑問。如果政府希望故宮館在開館之日沒有太多包袱，能夠釐清香港人的憂慮及擔心，政府更應該鼓勵立法會議員贊同陳淑莊議員今次的議案，透過公開相關的文件，讓大家能夠"打爛砂盆問到篤"，釐清過去的一些憂慮。我相信這樣一來，故宮館開館之日，我們才能夠絕對熱烈歡迎。主席，正因如此，我贊同陳淑莊議員的議案，亦希望同事能夠支持。

不過，我也要回應一下這項議案。基本上，興建故宮館是一件好事。

我相信任何地方都會很歡迎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再者，香港過去曾經和故宮博物院進行一系列合作展覽，每次都有很多市民入場。

故宮文物在境外展出有嚴格規定，數目不能超過120件，一級品更不能超過展品的20%，展期一般只有短短3個月。現在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能夠與故宮博物院合作，設立故宮館，可以長期借展900件故宮文物，這絕對是前無先例的好事一宗，大部分市民對此也表示贊成和期盼。

基本上，我們收取國家送我們的一份大禮，怎說得上是獻媚？

事實上，我們未來可以繼續在聯合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討論，我看不到政務司司長及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不願意出席會議解釋。

再者，如果委員想再了解更多，我們的確還可以在聯合小組委員會上繼續跟進。過去委員提出希望討論一些議題，我們也一一向政府表達，而政府也願意出席相關會議。

我希望大家明白，故宮館是個很好的項目，香港市民甚至其他地方的人士都希望能在當地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

啟德體育園設立大型表演場地後，如果再在西九文化區建設大型表演場地，兩個場地是否會重疊？

如果同事剛才單說西九文化區，而不提及啟德體育園的表演場地，同樣是作了不盡不實或以偏概全的指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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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政府當局當天簽訂的是合作備忘錄，當時已有很多反對派議員反對政府簽訂合作協議。

"換句話說，假如陳議員或一眾反對派議員堅決反對興建故宮館，雖然已簽訂備忘錄，最終合作協議亦未必能簽成。

我覺得行政長官及時任政務司司長所跟隨的程序完全沒有錯。

陳議員亦索取一些遠至2015年西九管理局所簽訂的顧問合約、有關檢討場地使用、其他文化設施等的文件，我覺得都是無關重要。主席，我反對他們傳召特首及政務司司長，因為時任政務司司長在2017年1月6日已經在內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上，向大家清楚解釋所有問題。

假如她能具體說明要索取哪一份文件，可以直接向政府提出，如她要求的並非機密資料，而能公開讓立法會議員查閱的，我相信政府亦樂於提供。最後，主席，本議案要求官員在1月24日來立法會，而今天已是1月25日，此項議案已再無提出的必要，因此我反對陳淑莊議員的議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陳淑莊議員的議案。

但是，我們看到一種趨勢，政府近年常以立法會提出太多質詢，令政府無法按心目中的時間表推行政策項目為由，不斷繞過立法會以落實自己想做的事。

這項起碼耗資1,400億元的工程，竟可不用提交立法會審批。

並非只是香港市民要求政府要有透明度，中國政府也要有透明度，中國與香港之間的事務也要透明，這對無論哪一方的人民而言，要求政府問責是最基本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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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九文化區的發展和各個大型設計及場地使用，多年來一直受到立法會和公眾監察。即使前特首曾蔭權希望快刀斬亂麻，單一招標、興建天幕，最後也無法一錘定音，獨斷獨行。梁振英政府卻突然"送大禮"，秘密跟北京簽署興建故宮館的協議，在簽署協議後才向公眾交代詳情。其實，政府不能怪責公眾，亦不能怪責立法會誓要追查到底，因為香港從無如此大規模並以文化發展為重點的項目。單是這一點，西九文化區已足以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很多人希望香港可以推動文化發展，為文化界開拓更廣闊的平台，但亦同時擔心西九文化區的發展會否"掛羊頭賣狗肉"，以文化發展作包裝，最終只是在這幅廣闊的黃金地段發展地產項目，例如豪宅、辦公室、酒店等。有些人亦懷疑政府只會把焦點放在開拓旅遊業。故宮館的興建計劃備受質疑，源於政府當局未有正面應對程序不公、欠缺諮詢、預先委任設計顧問等各種爭議，反而是希望快刀斬亂麻，待米已成炊，一切既成定局後才"補鑊"。"林鄭"在去年1月11日展開公眾諮詢活動，大家當然知道這只是應急、"補底"，意圖迎合《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第19條的公眾諮詢程序，避免故宮館的興建計劃遭受司法挑戰，而不是真誠及公正地進行公眾諮詢。

大家清楚記得，去年傳真社根據《公開資料守則》向西九管理局索取局方的《採購指引》資料，其後發現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西九管理局在沒有招標的情況下直接委任嚴迅奇，涉及違反採購程序所訂的"採用單一或限制性招標的條件"，在西九管理局董事局不知情的情況下偷步開展故宮館的設計工作。西九管理局其後承認，僅由管理層直接委聘嚴迅奇就項目進行初步研究。"林鄭"解釋，委聘嚴迅奇的前期顧問服務酬金為450萬元，而由於此酬金低於萬元，所以無需董事局的同意。但是，如此重大和重要的決定，我們是否應該讓政府蒙混過關？

政府解釋，希望找到一位對西九文化區願景和中華文化藝術均有深刻認識的本地設計師。

為何必須在簽署備忘錄前"拍板"？

此外，就故宮館取代大型表演場地一事，陳議員亦要求政府就西九管理局於2016年1月與Ernst & Young Transactions Limited簽訂的顧問合約，就可用作表演、會議、展覽的多用途場地的商業可行性作出研究，提交相關顧問合約及顧問報告。事實上，故宮館現今的選址原為大型表演場地。

3,500人。

我謹此陳辭，支持陳淑莊議員的議案。
陸頌雄議員，你是否要提出規程問題？

是2016年12月的聖誕前夕，香港電台記者很着急地致電給我，說："你是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的委員，有否聽說過政府要在西九文化區的用地上興建故宮？

香港為何會有故宮？

整件事情，特別是當牽涉建築師嚴迅奇，予人私相授受和檯底交易的感覺。雖然感覺不一定是事實，但在政治層面上，政府作為行政架構，絕對有責任向公眾交代。政府解釋，由於聘請嚴迅奇的顧問費用少於500萬元，所以無須公開，亦無須招標。至於項目總監、財務總監和行政總裁等人選，也是他們說了算，無須經董事局批准或同意。

我剛才提到的涉嫌利益輸送和私相授受等事情，其實隨時可能涉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2016年11月，政府表示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通過興建故宮館。

整件事是否為她鋪路呢？為競選行政長官鋪路。這簡直是一項功績。當然，廉署表示投訴成立，意思是可以就此事開立檔案，但後來指出沒有證據顯示有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我不同意但尊重，因為香港仍然勝在有ICAC。林鄭月娥作為當時的政務司司長，同時又是西九管理局的主席，她來到立法會向議員講述西九文化區的項目情況時，十分虛偽。

那種虛偽不能接受，請還社會一個公道。

整件事已經米已成炊。

政府向立法會提供4份研究報告，卻把敏感資料全部刪除，令人憤怒。所謂機密，是出於商業還是政治考慮？我們仍然不知道。

主席，我今天在此發言反對陳淑莊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七十三條第十項動議的議案，要求傳召政務司司長及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與故宮博物院於2017年6月29日就在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簽訂合作協議的事宜，出示所有相關的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並作證及提供證據。

他們並不是真正想討論這些事情，因為這些事情已是明日黃花，已經"過氣"，而且大家都知道是一定會進行的，而且並不存在太大爭議，亦已進行諮詢。但是，為甚麼議員仍要挖空心思提出呢？

既有新的，也有舊的；有經典的，也有傳統的，亦有緊貼潮流的。

西九管理局已多次強調，最大的挑戰是融資困難。雖然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十分豐厚，但要隨便斥資數十億元甚至過百億元興建新場館，在籌措資金方面也不容易。

不過，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有些人很喜歡把事情政治化。

無論諮詢方式是街頭訪問、市民主動回答問卷抑或團體進行諮詢，絕大部分回應都支持在西九文化區興建故宮館，其中街頭隨機抽樣調查的結果更顯示，有52%支持，只有15%反對。其後，雙方在6月才簽署正式的合作協議，而在2016年年底所簽訂的是備忘錄，我希望議員同事不要弄錯。因此，政府根本不存在"先斬後奏"的問題，而到了後期更不斷作出修正。

根據今天所聽到同事的發言，他們也不是一口否定這項建議。如果大家也覺得這是好事，便應該成其美事，並提出建議，令座落在香港的故宮館能夠盡善盡美，配合香港人的喜好，並吸引更多外來的優質遊客。

立法會的功能是審議法例、訂立法例，以及審核和核准政府的財政預算，而今次的確並不涉及政府的財政開支，我覺得議員表示關心實屬正常。不過，如果要花這麼多時間，把不大具爭議性的問題再次提出來討論，既要傳召證人，又要翻箱倒篋找出相關的文件，並搞一個我形容為政治法庭來進行審議，其實沒有甚麼意思。

這關乎香港未來的發展和競爭力，同時亦涉及就業問題，與我們"打工仔"的權益息息相關，也可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主席，我發言支持陳淑莊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七十三條第十項提出的議案，要求政務司司長及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出示包括她剛才提述的文件，我不再詳述。主席，香港現時的情況可謂"低處未算低"，"爛透仍未算最爛"。

有多少人同意？

時任政務司司長在否決採用正常程序時的說法很有趣，她說政府以往接收大熊貓時也沒有諮詢公眾。

主席，她不單沒有因此事而影響了在特區政府的晉升的機會，還升官發財。主席，這是很好的示範，就是不需要理會民意，也不需要諮詢......

主席，這些都是重要的，因為大家都想做好這件事。

我當然不希望政府內上至林鄭月娥下至低層的公務員......現在連律政司司長也可以為所欲為，說了便算。我們索取這些文件是要告訴大家，當中涉及甚麼內容；為何這樣做會違反程序公義，以及有必要在事件曝光後，迫使政府作出交代。

如果這些文件也無法還原當時的真相，香港市民將會繼續被蒙在鼓裏，只好繼續相信官員所說這是為大家好，而且有千真萬確的需要。主席想必也知道，香港市民一直相信問責政府會交代，最低限度也會提供文件，這已是最低限度的要求，而議員透過《甚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七十三條十項動議議案，就是要容許立法會在取得議員的同意後，要求政府公開資料。

即使在30年後，政府依然可以毀屍滅跡，把這些政府認為見不得光的協議或書信繼續藏在地毯下。主席，今天只有少數建制派議員發言。我固然認為如果他們尊重自己的職務及立法會的憲制地位，便應該支持這項議案。

主席，我們的要求並不多，而且那些資料也不涉及私隱。

如果各位議員也認為這樣做能夠敲醒這個一天比一天差勁的政府，令它知道將來不可以再亂來、說了便算和跟大陸一樣奉行長官意志，那我們別無選擇，只好表決贊成這項議案，令那些原本不讓市民知悉的文件曝露於陽光下，令市民和立法會可以監察政府。

如果今天陳淑莊議員提出的問題，我們從來沒有機會提出，例如沒有在聯合小組委員會討論過，我可能會比較理解。

現在議員聲稱要求政府辦事具透明度，但實際上根本是濫用程序，我絕對不容許這種情況出現。郭家麒議員說"爛到低處未算低"，我完全贊同，因為一手造成現在這種情況，不是政府"爛到低處未算低"，而是議員當中，"飯桶"議員大有人在。我們是否要做糊裏糊塗的議員？

實際上，糊裏糊塗的議員大有人在，就坐在那邊。

主席，我先感謝議員就動議的議案發表的意見。特區政府和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一直抱着極高透明度和負責任的態度向立法會議員和公眾交代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項目的進展，並且在不同場合提供了大量參考資料，我在開場發言時已講述有關工作，在此不再重複。就議員發表的意見，我綜合回應數項。第一，我必須強調，西九管理局已經適時公布與故宮博物院於2016年12月簽訂的《合作備忘錄》，以及其後在2017年6月簽訂的《合作協議》，有關文本已經充分反映西九管理局與故宮博物院磋商的結果和合作的內容。第二，西九管理局重視市民對透明度的要求，但管理局需要在公布項目構想和進行諮詢前作適當準備，例如先要確立建議的初步可行性。第三，《合作備忘錄》的簽署是確定在西九發展故宮館項目可行性的第一步。在簽署《合作備忘錄》前，西九管理局沒有任何基礎可以單方面宣布計劃和為此進行公眾諮詢。西九管理局已在2017年1月11日至3月8日期間以不同渠道收集各界對故宮館項目的意見，特別是其整體設計、節目策劃以至教學和詮釋工作等方面的意見。

此外，管理局亦委託獨立顧問，在諮詢期內就這個項目進行一項全港性民意調查，於2017年2月28日至3月7日期間，在全港18個主要交通路口、交通樞紐及地標進行，在街頭以面對面訪問形式訪問了1,800多名15歲或以上人士。

西九管理局以誠懇及開放的態度聆聽及考慮所有意見。在諮詢期間收集到的所有意見都已納入顧問的分析範圍，管理局亦已全面考慮所有收集到的意見，並就主要意見發表了詳細回應。有關回應已經上載西九管理局網站，歡迎議員及市民查閱。第四，一如其他公營機構，西九管理局設有內部授權制度，董事局、轄下委員會、各級管理人員均獲授權處理不同事宜，容讓整個機構有效、暢順地運作。就故宮館項目而言，管理層亦需要就項目的選址、技術可行性、資金安排等先做好研究和評估。西九管理局在2016年6月委聘許李嚴建築師事務有限公司作初步技術性研究，是根據管理局基本工程項目採購程序。採購程序中批准低於500萬元的顧問合約及單一招標安排，屬行政總裁、項目監管總監連同財務行政總監的授權範圍。考慮到項目設計的技術要求需具備相關經驗和往績，董事局直接聘任是推展此項目設計工作的最佳採購方法。其實有不少資深建築師已指出，建築界一向採用多種方式聘任建築師，包括公開設計比賽、限定的邀請比賽、遴選聘任、公開招標及直接聘任，並沒有一個聘任方式可適用於所有項目。直接聘任項目建築設計顧問多發生在內容複雜和性質較特殊的項目中採用，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都並不罕見。第五，西九管理局董事局決定不再推展大型表演場地，完全是基於技術和商業的可行性。西九管理局已清楚交代放棄大型表演場地的考慮和時序，證明西九管理局不再推展大型表演場地的決定，與籌劃故宮館項目之間並沒有關連。管理局就大型表演場地的檢討，是在構思故宮館前已開始進行，放棄大型表演場地是經過研究和檢討後得出的結論，其後考慮到運用騰空的土地發展故宮館。即使沒有故宮館項目，西九管理局仍會騰出該用地作其他方式的發展。第六，故宮館項目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贈35億港元，資助設計、建造和籌備展覽等費用。這個財務安排將會為西九管理局提供充足的財政能力營運區內文化藝術設施，包括故宮館。主席，西九管理局已在不同場合和時間，向立法會提供大量有關故宮館項目的相關資料，西九管理局會一如既往，繼續向立法會定期匯報西九文化區內文化藝術設施，包括故宮館的發展進度。最後，我懇請議員否決動議。

我聽到局方的答覆——我不會算在副局長頭上，因為他當時也未曾上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記得那個神秘5人核心小組的成員是誰。第一位當然是是林鄭月娥，當時的政務司司長，另外栢志高先生，他是唯一一名來自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代表，還有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吳志華先生，以及前建築署副署長鄧文彬先生。

原來在2015年9月某天，當林鄭月娥與故宮博物院院長閒談時，提到"如果香港有故宮，不知會怎樣呢？整件事相當匪夷所思，好像生日時吹蠟燭許個願便可成真般。

我只是希望尋找真相，所以動議議案要求索取文件，其實合情合理。第一，由一次閒談中輕輕談到不知道香港有故宮館會怎樣，直至現時取得撥款開始興建，在2022年故宮館便要開幕，我想了解"林鄭"與館長見面和交流的內容，我認為這要求相當合理。然後，有關前期顧問合約，究竟是一條龍服務抑或是分拆的？

接着，不知道為甚麼突然在11月底又說在一個特別董事局會議通過了興建故宮館。其實，整件事情完全神秘進行，亦令人覺得政府後來才做出時序表給大家。

我也很想知道這幾位仁兄究竟有多大影響力，"林鄭"諮詢了3位人士後是否就覺得事情可以長驅直進？

如果他容許我，我希望把未能處理的問題經聯合小組委員會主席劉議員再給西九管理局，因為有時候，坦白說，我也不希望阻礙進程，所以我才會有100問，超過100條問題。

第二項議案：朱凱廸議員要求傳召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2018年2月7日到立法會席前作證及出示文件而動議的議案。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如果大家覺得我阻礙你們的時間，我先向大家說聲抱歉。不過，我必須強調我每一項議案均有所本，有其現實意義。主席，第一項我要提出的議案，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七十三條第十項動議，措辭如下："傳召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2018年2月7日到立法會席前，就2013年至2014年期間，橫洲公共房屋發展計劃的決策過程及相關事宜作證及提供證據，以及出示所有相關的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一些同事即時的想法，可能是這些都已是明日黃花，而事實上，這事發生的時間可能有點久遠，但絕不是明日黃花，我在此簡單地談談事情始末，以及目前的進展。政府於2012年提出要覓地發展公營房屋，而橫洲有34公頃棕地及綠化地帶，研究結果顯示可以提供17,000個公營房屋單位。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朱凱廸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從這些公開資料中，公眾可以清楚知道政府決定分階段推展橫洲公營房屋發展計劃的決策過程和考慮因素。我在此再次扼要簡述決策過程的要點如下：第一，2013年，政府研究一併發展橫洲第1、2、3期的技術可行性，估計可興建17,000個單位。從"規劃及工程研究"的一些初步報告及資料，2013年起政府各部門已經掌握一些數據和分析，亦開始研究如何最好地去推展橫洲的發展。第二，在2013年年底相關部門商討後，考慮到一併發展在基礎建設、環境影響緩解措施，以及處理棕地作業方面，與先行推出第1期發展相比，牽涉更複雜的問題，因而需要更長的時間制訂及落實應對方案。在2014年年初政府於考慮所有因素後，決定先發展橫洲第1期，延後第2、3期的發展。這個做法的好處是可令我們提早啟動橫洲第1期，以及提早完成4,000個公營房屋單位。其後，各部門按照既定機制進行公開諮詢及改劃程序。在區議會及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會議上，我們清楚解釋了政府並沒有放棄項目餘下的第2、3期約13,000個公營房屋單位；而延後推展第2、3期是因為第2、3期需要各項基建配套及環境影響緩解措施，亦需要就清理大面積棕地作業制訂政策和措施。為配合橫洲第1期公營房屋發展，政府於2015年10月30日就該發展計劃所涉及的土地進行清拆前凍結登記，並陸續聯絡已登記的住戶，向他們解釋相關的安置及特惠津貼安排。政府期望盡早開展橫洲第1期的工地平整和基礎建設工程，讓我們可如期落成橫洲第1期公營房屋。展望將來，我們預計推展橫洲第2、3期時需要克服更多困難挑戰，包括來自北面工業邨的環境影響、基建配套，以及如何處理棕地作業的問題。為了壓縮規劃工序，政府在研究解決棕地問題的同時，已於2017年7月開展橫洲第2、3期的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的可行性研究，並預計將於2019年年初完成有關工作。完成可行性研究後，政府會根據研究結果制訂橫洲第2、3期公營房屋的發展時間表。就橫洲公營房屋發展計劃，政府一向秉持開誠布公，因此，我懇請議員否決這項議案。

代理主席，局長剛才指出朱凱廸議員議案的背景資料，我不再詳細介紹。

作為發展地段之一的鳳池村，是原居民及非原居民的聚居地。事有湊巧，原居民居住的南部不屬於收地範圍，而非原居民居住的北部則納入範圍，明顯予人"同村不同命"的感覺，出現了不平等對待。

然而，局長發言時卻含糊其辭，未有清楚交代。

政府表示，就橫洲房屋發展計劃成立由梁振英出任主席的跨部門工作小組，於2013年曾兩度與地區領袖"摸底"會面。房屋署的文件指出，地區領袖普遍反對橫洲第2及3期發展，又指倘若政府不檢視棕地政策，第2及3期的發展將難以推行。然而，其後不久，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辦公室作出回應，指梁振英從未與政府以外的人士就橫洲發展商討，但未排除官員曾向鄉事及地區人士"摸底"。

這種做法予人前言不對後語之感，當局有否隱瞞一些事實？

梁振英在記者會上承認出任橫洲及皇后山發展的跨部門工作小組主席，統籌橫洲及皇后山的土地發展。

請政府作出解釋及交代。第二，為何一個普通公屋發展計劃，要由特首親自督導？當中存在甚麼關鍵性考慮，促使他作出如此關鍵性的決定？工作小組實際上是否想繞過由曾俊華當時主理土地供應的工作？此外，當有記者問及決策過程，梁振英慣常使用卸責伎倆，聲稱自己只負責高層次、方向性的決定，有關具體細節及細則的問題則交由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轄下的督導委員會負責。

更吊詭的是，當時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的發言人在記者會當晚發表回應，指財政司司長是工作小組成員之一，但未曾出席工作小組會議；而督導委員會得悉地區人士對橫洲房屋發展計劃有不同意見，但沒有決定把橫洲房屋發展計劃以分期形式進行。

一天之內，政府三大巨頭分別"割席"，互相推搪責任。

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承認，房屋署曾4次與地區人士進行"摸底"會議，與會者包括：元朗區議會前主席、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屏山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曾樹和及元朗區議員鄧慶業等5人。但是，由於他們一致反對興建17,000個單位，因此後來改為第1期先發展4,000個單位。一項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房屋工程，竟然因為數次非正式、非公開的"摸底"會議而被擱置，當中究竟發生甚麼事？

政府至今仍然含糊其辭、拒絕交代，令人覺得這件事件匪夷所思。張炳良當時聲稱，這4次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關鍵"摸底"會議，全部沒有正式會議紀錄，亦沒有任何文字紀錄。雖然如此，政府表示，有關遊說會面的資料，是以職員內部電郵或工作文件中所匯報或提及的會面內容為基礎整理而成。既然如此，政府至少備有會面的零碎文字紀錄資料；這跟張炳良"沒有任何文字紀錄"的說法，又是否吻合？

更重要的是，究竟這是否政府部門的處事常態？政府聲稱"摸底"只是正常接觸，不代表勾結。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亦表示，在政策推行之前，以非正式會面聽取意見，是多年來行之有效的做法，不涉及任何檯底交易。不過，在整個橫洲規劃的過程中，政府完全沒有與當地村民接觸，更加沒有諮詢公眾，只是找權勢人士進行非正式諮詢。政府以為向鄉委會主席"摸底"，便等同諮詢村民，以權貴的片面之詞，作為政策的方向。

政府最後終於公開2014年年中完成的橫洲公共房屋發展及工業邨擴展規劃及工程研究報告。這份長達3,000頁的報告，當中不少內容涉及財政費用等資料。不過，財政費用、第三者資料、土地擁有權人士的資料，均被視為敏感而完全刪去或遮蓋。當中涉及99個持有元朗工業邨擴展範圍及橫洲公屋用地的業權人資料、當中實質佔有多少公頃面積的土地等內容，均未有詳細公開，公眾因而無法得知這些關鍵性資料。此外，研究報告指棕地持有者對橫洲發展持反對態度，成為發展的重大阻力。

另一個令人感到奇怪的問題是，2016年已有多間傳媒揭發，曾參與"摸底"會議、大力反對棕地發展的地區人士曾樹和，以超低呎價租用橫洲棕地內被霸佔的部分官地，經營面積約17公頃的停車場，估計他年賺8,000萬元。

這種做法，莫說是對於官員，就連市民大眾也認為不可接受。

在今次事件中，他最為人詬病，因為他是其中一名"持份者"——這是比較好聽的說法。

最可笑的是，當時......剛才同事好像沒有提及政府中至今仍然存在的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督導委員會由財政司司長領導，負責審視政府各部門牽涉土地供應的計劃，並須向財政司司長匯報土地供應的階段性進展。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露天貨倉的經營者反對。

原來包括當日的屏山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曾樹和先生。面對曾先生及其他場主的壓力，政府便"跪低"，而13,000個公屋單位至今仍然音訊渺然，未有任何定案。

他們很多人更佔用官地。

代理主席，這些只應在電影情節才發生的事情，引起公眾或立法會質疑實屬正常，要局長前來立法會交代也很正常。

我不知道我們的質疑最終能否水落石出，但這些質疑最少有一定基礎，而且是因為政府處理手法的不足而產生的。我希望局方可以認真回應朱凱廸議員的訴求，交出有關資料。

我認為公眾有必要知道。

這宗事件雖然牽涉重大公眾利益，並有機會涉及另一些利益衝突，但較諸橫洲土地的"官商鄉黑"問題，已是小菜一碟。我希望局長聽到我們的意見，可以認真回應。

代理主席，我絕對不會以"明日黃花"為由來反對這項議案。朱凱廸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七十三條第十項動議的第一項議案，我表示反對。反對的原因非常簡單，我們可以翻查立法會就橫洲公共房屋發展計劃發表的研究報告，其中附錄一載有整個橫洲發展過程的時序表。

他進入議會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發展事務委員會要求討論這件事，結果發展事務委員會便討論橫洲發展計劃。

正如局長剛才所說，政府在事情發生後，除了向地區人士進行諮詢外，在2014年的區議會也曾進行諮詢。

在尚未解決交通問題前，便計劃在橫洲興建17,000多個公屋單位，預計會有5萬多人遷入。當時傳媒訪問我，我簡單直接地表示，希望政府先搞好交通配套才發展橫洲計劃，否則便應暫停。

這個策略能否成功？我認為要視乎政府的考慮。關於這個發展計劃，當時傳媒已經作全面公開，我更記得當時傳媒曾向兩名民主黨的當區議員提問，他們怎樣回應？他們表示歡迎發展，不過，希望設計上能更符合朗屏邨居民的要求，減少對他們的影響，所以，他們當時沒有反對。及後在2016年，當朱凱廸議員對這方面提出一些質疑後，他們竟然改口，說政府當時所謂"摸底"問他們時，只提及第1期計劃，他們並不知道有第2期和第3期計劃。

直至目前為止，就着橫洲發展計劃，我對政府的賠償和安置很有意見，因為政府過去對於收地賠償，甚至安置的做法較為靈活，而且周到。

我希望朱凱廸議員能夠檢討一下，今次的做法實在並不理想。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朱凱廸議員提出的議案。

代理主席，我支持朱凱廸議員提出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動議的議案，就橫洲公共房屋發展計劃的決策過程和相關事宜要求政府提供文件及到立法會作證。正如尹兆堅議員剛才所說，大家都很想聽見梁志祥議員會否就此事給我們新的理解和理由，令我們知道事情已無需討論，已獲解決。

民主派議員要求索取關於橫洲事件的資料，無論是"摸底"或公屋數量的資料，建制派完全沒有提及反對理由，只說我們現在花時間討論這問題，便不能討論其他問題。

梁議員剛才說因為我們已有新話題，所以不會很緊張今天這個話題，因為現在要針對律政司司長。如果因此便說這議題是明日黃花，我只可以說無論是新議題或舊議題，全部也未解決。我們其實很慘，無論是新問題還是舊問題，只要有建制派在這裏為政府頂着，全部也未能解決。我們真的很難抉擇，究竟應該討論哪一項？這些完全是轉移視線的藉口，完全沒有討論今天幾位民主派議員提出的問題和質疑。

有傳媒在2013年報道，房屋署說要研究在橫洲一幅33公頃的棕地上興建17,000個公屋單位。談到棕地，公共專業聯盟其實在很久以前，沒有10年，大約8年前已作出報告，就是香港必須利用這些棕地才可解決現時土地不足的問題，最少應該先棕後綠，有些人甚至說只棕不綠。當然，我覺得大家要視乎香港的發展和數據，以及政府究竟有多大力量和力度真的可以使用這些棕地，我們才決定是否使用綠色用地。

政府在橫洲發展的研究中，本來說要興建17,000個公屋單位，但很明顯，最大的反對者是鄉紳，鄉紳提出反對，政府便轉而動用綠化地。我們本來認為先棕後綠應該是先易後難，原來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因為有惡人說不能動用棕地，政府便採取相反的做法。這件事情真的完全反映香港政府在過去一段時間處理土地的問題，特別是沒有提供足夠土地興建公共房屋，其實也沒有提供足夠土地作其他用途。如果政府繼續以這種方法行事，一方面會引起公義和公平的問題；另一方面未能覓得足夠土地，對各項發展造成拖延。

其實，政府應該第一時間處理這些問題，不可以因害怕犯法的人——最少是涉嫌犯法的人——而不肯處理問題。

所以，今次朱凱廸議員要求政府提供這些文件，有很重要的意義。

我們懷疑究竟政府是事後說謊，還是當年一開始已有計劃瞞騙或對區議會隱瞞實情？

很多新界地區的土地發展，當然不只是全部用作興建住宅單位；如果是，當區居民要到哪兒工作？發展涉及經濟、社會及社區的問題，大家也知道，過往政府的發展均出現這些問題。我們明顯看到橫洲的發展及其他地區，例如新界西北的發展項目，包括洪水橋、蓮塘/香園圍口岸，甚至最近提及的河套區發展等，均有很多創科用地要發展。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首先，我當然支持朱凱廸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要求局方就橫洲事件提交文件及作證。事實上，大家對此事也有深刻的印象，而儘管建制派同事剛才想向我"抽水"，但我並不擔心，因為大家都記得當時曾經出現一句金句，就是"不要屈完曾俊華就屈鄺俊宇"，結果局長其後也要發信澄清，說會面確有提及4,000個單位。在這種狀態之下，我們更有需要還原事件的真相，而最低限度我非常贊成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傳召局方前來立法會交代整件事，尤其是還未釋除疑慮的地方仍有很多，包括橫洲居民在內也很想問的一些問題。

為何在最初提交元朗區議會的文件中竟然指出有關計劃只會影響20多戶居民？這是白紙黑字的紀錄，而當時元朗區議會也很憤怒，因為最初的文件並沒有向區議會清晰交代，其後又向區議會說發展的影響很輕微，而且當時只是plan A，還有plan B及plan C仍屬未知之數，公眾對此事所知的實在非常不足夠。

這涉及很大的問題，大家亦有很多問題想問，包括為何政府沒有動用《收回土地條例》，一併收回第2、3期發展計劃所需的房屋用地？

雖然我們知道有關的小組委員會已在輪候名單上，但在這刻要求政府交代事件詳情並非明日黃花。

政府經常以解決棕地問題為名，但實際上是因害怕鄉事、地產商而犧牲公眾利益。

香港過去不斷發生這類事情，遠至菜園村，近至橫洲事件。

局長寫得十分清楚，"與地區代表非正式的諮詢游說並沒有會議紀錄......房屋署同事在翻查資料後，找到一些出席會議的同事的內部電郵，向上級匯報於非正式諮詢期間所得到的意見，以及工作文書中對這些會面的一些提述。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我們曾在另一個委員會要求官員與居民召開居民大會，但也要三催四請。

為何在討論期間，數個人的意見竟然足以推翻或扳倒一項計劃，這是需要向大家交代的。此外，政府會在何時引述甚麼條例收地，以及處理受影響的人士？

我們甚至可以拿出當時的區議會文件，是白紙黑字指出受影響居民只有20戶。

最重要的是，我們不希望這類黑幕事件在未來繼續不斷發生。

主席，今天這項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傳召政府官員的議案，我們當然非常支持，並認為應該盡快實行，而且此事並非已過去的事情，我們可以在當中汲取很多教訓和經驗。

我記得正是因為此事而認識朱凱廸議員的，他是在我入村提供協助後不久致電給我，說想認識菜園村的村民，然後大家便開始努力結集不同的力量，幫助那些無法理解為何突然會受從天而降的收地計劃影響的村民。事實上，這將會是一場長期抗戰，因為我們都擔心將來會否再次發生類似的事件。菜園舊村已成為歷史，它的故事讓我們知道有必要多問、多諮詢，而當區居民也應該知悉。與此同時，我們亦要展望將來，如何透過這次經驗幫助未來受影響的人，希望公義得以彰顯。因此，我懇請各位同事支持朱凱廸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提出有關傳召官員的議案，希望局方可以前來立法會作證和交代。

政府原計劃在元朗橫洲34公頃的露天貨倉地帶興建17,000個公屋單位，但據指，當中有棕地屬於某些鄉紳的私人公司擁有。政府與屏山鄉鄉事委員會進行閉門會議後，於2014年計劃轉向發展附近屬於綠化地帶的3條非原居民村落，包括鳳池村、永寧村和楊屋新村。我記得在財務委員會會議時，有些官員連這3條村的名字也說不出來。官員可能只是有任務要推動這項計劃，根本沒真正關心受影響的100多戶非原居民。

當朱凱廸議員為非原居民爭取權益時，便發現整件事涉及"官商鄉黑"勾結，朱凱廸議員及傳媒揭發前特首梁振英領導的討論發展皇后山及橫洲土地計劃的跨部門小組，曾於2013年6月27日召開會議，在會議後便決定先收回非原居民村落興建4,000個單位。在2016年8月至9月期間，有具勢力的人士恐嚇朱凱廸議員，充分顯示橫洲棕地涉及龐大的黑勢力及鄉紳利益。

其後，更揭發參與橫洲發展研究的顧問公司挪用了政府的內部資料為發展商服務，但之後只是被罰停止競投政府合約3個月，至今也沒有負上更嚴重的責任。

情節非常嚴重，但事情好像已是"過氣"，今天辯論這數項議案時，經常聽到"明日黃花"這個四字詞語，但我們是否因時間的過去，而讓事件無聲無息落幕？如果上屆政府曾經故意隱瞞一些重要的資料和文件，令事件成為一宗懸案，我們必須正視。在以下部分，我將會述說支持傳召的理據，以及解釋如果傳召議案被否決可能產生的不良影響。

這些問題其實來來去去只是數個，包括政府為何不先收回棕地，政府為何可以姑息"鄉黑"勢力霸佔大量橫洲地區的官地，在作出先收非原居民村落而押後收棕地時，有沒有受到"鄉黑"人士的影響，"鄉黑"人士與政府官員有甚麼接觸。這些簡單的問題，政府至今仍沒有直接回應，只是顧左右而言他。基於上述原因，朱凱廸議員根據《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權力，傳召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出席立法會會議為橫洲事件作證，這樣政府官員便不能再迴避議員的質詢，必須直接及真誠地回應問題。第二，政府至今沒有交出全部文件，我們只能以今天這方法，再次要求政府提交相關文件。首先，當議員要求當局提交討論發展皇后山及橫洲土地計劃的跨部門小組會議紀錄時，政府官員竟然表示該次會議沒有正式的會議紀錄。接着，不少議員要求提交橫洲發展的顧問報告及官地被霸佔的情況，政府便提交了遮蔽大部分內容的文件。其實，整個橫洲事件仍有很多尚未弄清楚的地方，因此我們必須傳召官員及要求官員提供我們所需要的文件，例如將建屋量由17,000個單位減至4,000個單位的相關政府文件、鄉紳與政府的通訊紀錄，讓我們可以更全面地分析橫洲事件。第三，令公眾有充足的資料判斷不先收回棕地是否合理。如果我們能夠傳召官員直接及真誠地回答我們的提問，促使政府全面公開與橫洲事件相關的文件，公眾便可以有更多的資料來判斷，究竟當年梁振英先收回非原居民土地而不收回棕地的決定是否較為合理。如果公眾認為合理，議員便不會再質疑橫洲的發展方式，但如果公眾在分析全部文件後，發覺不收回棕地而先收回非原居民村落的安排是不合理，政府便要進一步說服大家，或因為壓力而停止收回非原居民村落。因此，如果這項傳召議案獲得通過，能令當局提供一些之前未曾公開的資料，讓公眾認清橫洲發展的真面目，對於公眾的知情權亦非常重要。第四，也許我們可以揭發政府的違規行為，阻止政府無理收回非原居民村落的土地。如果今天的傳召議案獲得通過，不排除可以迫使政府公布更多之前未公布的文件，不排除經過專業團體的審視後，可能會發現政府以違反常規的方法推動橫洲項目，甚至可能會涉及利益輸送，這樣可以阻止政府無理收回非原居民村落的土地。

第一，如果今天否決了這項傳召議案，我們可能永遠不知道政府先收回非原居民村落土地而不收回棕地的真正原因。過去多年，政府多次表示先收非原居民村落土地而不收棕地，是因為棕地上有很多物流作業活動，如果收回棕地便會令貨櫃車沒有停泊的空間，影響香港物流業發展。但是，大家都知道這不可能是簡單真正的原因。如果我們想知道真正的原因，唯有通過這項議案。如果這項傳召議案被否決，我們又不能成立專責委員會進行調查，便永遠不能取得有關文件，解不開這個謎。第二，如果我們不通過這項議案，與"鄉黑"勾結的官員可能永遠逍遙法外。當然，我不是指局長或現屆政府。橫洲事件之所以引起全城關注，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作出先收非原居民村落土地，後收棕地的不尋常決定，難免令人懷疑當中有份作出決定的官員與持有棕地的勢力勾結。如果傳召議案獲得通過，我們也許可以取得更多文件查證是否有相關情況。如果證據確鑿，執法部門當然要跟進，甚至可能有官員要被繩之於法。

第三，市民仍會質疑橫洲項目中政府的處事手法。過去數年，由於政府官員沒有正面回應事件，政府又沒有公開全部資料，令市民質疑官員在橫洲項目中向"鄉黑"利益輸送。我們很多議員也說過，"官商鄉黑"成為2017年其中一個潮語。

如果傳召議案被否決，政府也失去這個機會。因此，除非有很多不能見光的事情，或會導致政府有很大尷尬，否則我不明白政府為何不主動公開更多資料，以釋除市民的疑慮。即使政府有些尷尬，即使公開資料會凸顯某些人有缺失、制度有某些盲點、有做得不完善的地方，政府也應該公開資料、真誠檢討。

第四，我恐怕相關文件可能會被人毀屍滅跡，令橫洲事件成為一宗懸案。眾所周知，政府過去多年都沒有良好和完整的存檔制度，每年都會有大量重要機密文件被銷毀。現在距離政府大幅更改橫洲計劃已近5年，我非常憂慮有不少文件已被銷毀，所以我們應支持議案，要求政府公開官方正式的文件。隨着公務員調動，物換人非，我們再要處理這個問題會越來越困難。

主席，聽罷幾位同事及局長的發言後，我有以下幾點回應。

那些村民根本就不知道。

主席，梁志祥議員剛才說我們還有機會，因為房屋事務委員會打算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跟進橫洲事件。我很想梁志祥議員明白，已沒有機會了，因為按照政府的時間表，很可能受橫洲發展第1期計劃影響的180戶居民於3月份便會被迫遷，失去家園，到時候最受影響、最受到冤屈的人便會被你們趕到不知哪裏，全部被你們"打散"了，屆時立法會還有何可以討論、查問和追究的？

其實由2016年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討論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涉及收地補償的開支時，橫洲的居民已不斷前來立法會抗議，希望政府還他們一個公道。今年2018年，他們又再來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示威，因為財務委員會又會再討論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有關橫洲徵地補償的開支。主席，一群長期被這制度折磨的人，究竟何時才能得到公道？

主席，重新將這件事暴露於公眾眼前，是十分重要的。

很多同事過去對橫洲問題有很多立場，但在過去一年多，大家的立場已逐漸拉近。

一年多前，我經常會說"先棕後綠"，問為何不先發展棕地而要將村民迫遷？

由新界東北洪水橋到元朗南和橫洲，也是用同樣方法處理。但是，既然財政有盈餘，一個富裕的政府要發展、開發土地，為何不能更公平地對待所有人，從而令其想達成的事，不致蒙上"官商鄉黑"勾結或是欺善怕惡的污點？主席，最後，我很想再次提醒各位同事，今次我要求翻這筆舊帳是2013年和2014年的事，所涉及的官員，包括梁振英、曾俊華和張炳良，均已不在其位。新人事、新作風，新政府應該有勇氣翻開之前見不得光的事，使之重返正軌。這是今屆政府可以對市民和立法會作出的承擔，希望各位同事支持我的議案。

第三項議案：朱凱廸議員要求傳召發展局局長，以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2018年2月7日到立法會席前作證及出示文件而動議的議案。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運輸及房屋局在2016年年底公開研究報告供市民查閱。

所謂"官商鄉黑"，"官"和"商"兩方面有否與顧問串通？

當一間顧問公司同時承接了政府和私人企業的生意，而涉及的兩個項目又相毗鄰時，現時並無任何機制阻止同類事件發生。

運輸及房屋局現時向立法會申請24億元撥款，以進行第1期基礎建設工程。

政府究竟有何制度或安排，以確保地產商不會佔政府便宜和利用政府？

發展局及土木工程拓展署的代表已於2016年11月15日、11月29日及12月6日的房屋事務委員會與發展事務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詳細講解關於涉事顧問公司沒有遵照工務工程顧問合約內利益衝突和資料保密條款的跟進工作，以及有關管理工程及相關顧問公司表現的機制，並解答議員的疑問。另外，應部分議員在會議上的要求，政府亦已提交相關補充資料，包括運輸及房屋局2016年11月28日及12月5日的信件，以及運輸及房屋局/房屋署、發展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地政總署在2017年1月的回應文件。土木工程拓展署的工務工程顧問合約旨在為橫洲公營房屋發展第1期項目所需的地盤平整、道路、擋土構築物、行人天橋和其他基建工程等進行勘查、詳細設計、招標及項目管理等工作。顧問研究在2015年3月開展，現時預計約於2024年完成。根據《工務技術通告第3/2004A號》和《工務技術通告第18/2005號》，工務部門會在工程顧問合約中加入標準條文，規管顧問公司須就已知或潛在的利益衝突即時作出申報。除非事先已獲政府相關部門書面批准外，顧問公司不得為任何第三方從事任何觸及、關於或影響有關顧問合約工作的事宜。另外，顧問公司從顧問合約工作中獲得的資料，只可用於該政府工程項目，並須嚴格保密。除已事先獲得政府相關部門的書面准許或指示外，顧問公司不得向其他人士披露有關資料。剛才我說的這些條款已載於運輸及房屋局2016年11月28日的信件內。土木工程拓展署透過規劃署於2015年9月發現元朗橫洲私人發展項目的規劃申請中，懷疑上述工務工程顧問合約獲得的受限資料被不當引用，包括規劃署的《全港人口及就業數據矩陣》數據，並開展調查及要求涉事顧問公司就履行合約條款方面作出回應。我明白有議員希望當局能披露署方及涉事顧問公司之間的往來信件，但正如以往我們所解釋，由於有關信件包含詳細第三者資料，基於合約雙方須遵守保密原則，以及不損害合約雙方的權益，我們未能給予議員這些信件。然而，為回應議員的關注，有關土木工程拓展署與涉事顧問公司往來信件的摘要已載於運輸及房屋局2016年12月5日的信件內。經詳細檢視有關資料，土木工程拓展署確定涉事顧問公司沒有遵照合約內利益衝突和資料保密條款的要求，在參與私人發展項目前沒有提出批准申請，以及沒有嚴格執行應有的措施防止資料被不當運用，以致在私人發展項目的規劃申請中引用從上述工務工程顧問合約中獲得的資料。其後，土木工程拓展署的顧問檢討委員會充分考慮上述情況，並在2016年11月7日獲得"工程及有關顧問公司遴選委員會"的批准下，於同日根據《發展局技術通告第3/2016號》向涉事顧問公司採取規管行動，暫停該公司投標"工程及有關顧問公司遴選委員會"轄下所有類別的顧問合約3個月，即由2016年11月7日至2017年2月6日。我們認為有關規管行動屬現有機制下的恰當做法。發展局及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亦在2016年12月6日的房屋事務委員會與發展事務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用投影片向議員詳細講解管理工程及相關顧問公司表現的機制，以及採取有關規管行動的理據。土木工程拓展署的顧問檢討委員會其後亦根據《發展局技術通告第3/2016號》的規定，在停標期結束前進行詳細檢討，在確保涉事顧問公司已就管制存取客戶資料方面落實改善措施，並由獨立檢測公司完成審計後，才決定停標期能夠如期結束。有關部門亦確認這些受限資料並不屬機密或以上級別資料，而這次不當引用有關資料，應該不會對政府造成任何實質或潛在的損失。不過，過早披露有關資料仍然可能會引起公眾不必要的誤會。另外，土木工程拓展署目前正在研究有關從民事方面追討涉事顧問公司事宜的法律意見及接下來的工作。為保障各方的權益，我不便在此透露進一步資料。土木工程拓展署的資料亦顯示，這次事件與涉事顧問公司在執行利益衝突申報程序及防止資料被不當使用措施的表現欠佳有關，而部門已採取了適當的跟進行動。有關跟進工作需要建基於顧問公司與政府部門的顧問合約條款，以及《發展局技術通告第3/2016號》內管理顧問表現的機制。反之，部門與私人發展商並沒有任何合約關係，亦暫時沒有資料顯示事件與上述以外的原因有關，因此有關的工作並沒有延伸至私人發展商。為防止同類事件發生，發展局已於2016年11月發出通函，要求所有工務及相關部門提醒其委聘的顧問公司須嚴格遵守合約內的保密要求和利益衝突條款。我們明白有議員關注這次事件，以及現有管理工程及相關顧問公司的機制。我們正為管理工程顧問機制進行檢討，我們現時預期有關檢討可於2018年內完成。此外，為回應社會包括專業界別的訴求，規劃署已於2017年3月把數據矩陣資料整合成按26個較大分區劃分的數據，並在部門網站向外公開。我們相信有關資料可為各個相關專業界別所進行的技術評估提供有用參考。主席，我希望議員明白政府已嚴肅跟進有關事件，在聆聽議員發表的意見後，我會再作回應。多謝主席。

主席，有關奧雅納工程顧問公司，我有以下的補充。奧雅納於2012年7月受聘參與橫洲公營房屋發展及元朗工業邨擴展的規劃及工程研究。其後，在2014年12月，奧雅納向房屋署申報參與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私人發展項目的改劃工作。在2015年1月，房屋署有條件地同意奧雅納的申報，前設是必須遵守保密和不披露資料的條件。就奧雅納同時參與橫洲項目的"規劃及工程"研究和新世界的私人項目，公眾提出了一些疑問，而我們亦在2016年11月13日的新聞公報中解釋了有關的細節。我想在此重申兩點：第一，我們已檢視了奧雅納所做的改劃申請報告，並沒有發現他們有將橫洲"規劃及工程"研究報告內的資料，用於新世界項目的改劃申請報告。第二，政府有關部門從一開始便明確、公開地表明，不能接受新世界的發展建議。在2015年8月6日，城市規劃委員會收到奧雅納代表新世界提出修訂屏山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申請，建議將橫洲第1期旁邊的一幅"綠化地帶"改劃為"住宅"用地。規劃署就這個申請諮詢各政府部門時，房屋署已表明不能接受該私人發展建議的道路入口進佔橫洲第1期公共房屋發展計劃的地界，並同時指出，橫洲第1期原本的道路設計並無計入該私人發展，以及該建議會影響公共房屋發展的道路設計，並會延誤公營房屋的發展進度，因此，私人發展需要另行規劃連接道路。其他政府部門亦提出多方面的意見，例如：為公營房屋發展而建議興建污水渠，只供公營房屋排污之用等。城規會的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於2016年12月23日審議有關申請，經考慮政府部門的評估及收到的公眾意見後，決定拒絕有關申請。多謝主席。

朱凱廸議員以新世界挪用政府限閱資料，要求政府作出回應及提供相關文件為理由，提出今天這項議案。

他應該多謝主席批准他提出這項議案，但我認為其實有問題，因為政府事後也只能證明奧雅納挪用資料。

政府其後發現奧雅納在其申請報告挪用政府從未對外公開的資料，因而揭發它涉嫌非法挪用擔任政府顧問時獲取的限閱資料。最後，奧雅納被政府判違反合約，被罰不能參與競投3個月。至於有關的更改規劃申請，正如剛才蘇副局長所說，於2016年12月在多個政府部門反對下遭到否決。

對於顧問公司制度，我一向也抱很大疑問和異議。

我過去也曾經提出不少質疑，而這事件最令人質疑的地方是，正如我在政府或立法會委員會上也曾經提出，暫停3個月競投這項罰則是否恰當呢？

如果制度出現問題，便須予以完善。

大家的焦點應該放在香港如何能夠健康地發展下去，以及找出現時制度上不完善或不完全的地方。

我認為很多問題可能歸咎於有人疑心生暗鬼、故弄玄虛，或把焦點錯置。如果朱凱廸議員認為本議會已有所改變，或他們有不同的看法，大家其實可以坐下來，就各項發展計劃作更多交流，看看如何在維持健康發展的同時，也可以令受影響人士得到公平或更好的對待。

主席，我支持朱凱廸議員的議案。議案的內容是政府必須就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於改劃橫洲公共房屋發展計劃相鄰地段項目時，涉嫌挪用限閱資料之過程、責任、跟進處理及懲處事宜，前來本會作證及提供證據，並出示所有相關文件。他的目的是希望本會能夠就這事件作出全面的跟進和調查。

所以，我不想花太多時間說奧雅納方面的問題。

政府的確令人有這種感覺，但事實是否這樣呢？

我覺得在這事件上，政府有責任向我們交代會如何處理，這也是我支持朱凱廸議員這項議案的原因。正如我剛才說，議案不是針對顧問公司，而是針對聘用這間顧問公司的發展商，即新世界。為甚麼朱凱廸議員要求局長向本會作出交代呢？

不過，我們知道政府其後發出聲明，表示政府多個部門均不同意這項計劃，例如房屋署表示項目旁邊的橫洲公營房屋發展的原有道路設計沒有考慮私人發展，而政府亦沒有計劃將這道路伸延至私人發展地盤，如果私人發展項目將使用這道路的話，便變相侵佔公營房屋的發展。規劃署亦表示，新世界未能證明改劃用途後不會帶來交通和排水方面的影響，所以不支持這項申請。主席，你可以看到，其實政府是避重就輕，把不批准新世界這項申請的原因輕描淡寫，向公眾提出這些所謂的理據。

原因很簡單，便是因為新聞傳媒早已經把事件披露出來，指出發展商聘用了一間顧問公司，而這間顧問公司卻違規做出不合法的行為。因此，政府便想輕描淡寫，遏止這件事惡化下去，而唯一的出路便是否決這項計劃，從而避免這事件越鬧越大。我覺得這做法並不公道、不公正，亦不公平，因為我覺得發展商如果明知故犯，採用這些資料作出申請的話，為甚麼政府不予追究？

政府沒有交代這一點。

主席，為何我認為這問題必須處理呢？

事情到了這地步，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政府究竟是否知情？在被揭發挪用數據的眾多項目當中，包括一個計劃在古洞南興建的項目，原來數年前城規會審理該項申請時，運輸署已經直言顧問公司提交的交通評估報告引用了該份人口及就業數據資料。這反映當局根本一早便知道有人挪用這些數據，但多年來沒有認真處理，即代表變相默許他們採用數據。如今事情被揭發，還欲蓋彌彰，意圖掩飾過去曾有人挪用資料的事實。所以，究竟當局在處理這事情上是懶散、無能，抑或是有人刻意"放生"或隱瞞？當中有沒有涉及利益輸送？有沒有相關部門或高層人員需要為這些事件問責？這事已被揭發一段長時間，當中重重疑點至今仍未得到滿意解答和交代，如此嚴重的事件是否便任由它不了了之？我十分擔憂的是，雖然我們不希望這制度繼續墮落下去，但我們彷彿看到這制度不斷墮落。

是否沒有任何應該改善的地方？今次政府當局除了只針對這間公司作出懲處，而且是絕對輕微的懲處之外，對於如何以治本不治標的方法或透過更深入檢視處理問題方面，更是完全交白卷，令公眾無法得悉政府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就今次事件，我真的覺得政府有責任前來立法會清楚交代如何處理這事件。此外，過去一直以來，政府在這事件上的相關文件、通訊和曾作出的接觸的內容，是否也應向我們作出詳細交代，讓我們清楚了解事件，從而進行制度上的改革？主席，我很期望朱凱廸議員這項議案獲得通過，因為我們不是針對某一事件，而是針對制度；不是針對某位官員，而是着眼整個部門的運作。

朱凱廸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提出的第一項議案，以及現在的第二項議案，其實也與橫洲有關。有關橫洲發展的問題，我記得在2016年，即大約年半前，在本屆立法會尚未正式開始運作之際，已有泛民議員表示要引用《立法會條例》調查橫洲事件。事實上，當局稍後已在刪去敏感資料後，將相關可行性研究提出來讓公眾討論，當時的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和相關的局長、署長，已向傳媒和公眾多番解釋，而局長亦多次前來立法會解釋橫洲的發展計劃。

這做法相當順理成章，符合邏輯。可是，泛民議員卻說成是"官商鄉黑"，這根本是刻意將橫洲發展政治化，並無邏輯可言。我記得我當時曾向傳媒表示，這是新一屆立法會在運作上將會面對挑戰的好例子。當立法會的會議尚未正式開始之際，已有泛民議員企圖利用這議題來打擊政府的施政。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是顧問公司涉嫌挪用政府的機密資料。我不會刻意說出顧問公司的名稱，雖然有議員在此肆意引述顧問公司的名稱，這或因他們認為在《立法會條例》下可以這樣做，但我認為只須針對事情，而無須針對某人、某公司。據悉，當時土木工程拓展署曾與涉事的顧問公司，就橫洲公營房屋發展的第1期項目所需的地盤平整、道路、擋土構建物和行人天橋等其他基建工程進行勘察和研究，這是公營項目的顧問工作。

我絕對不是要袒護發展商，但這個邏輯存在問題。主席，假如我個人委託會計師樓，又或是委託顧問公司、律師樓處理我的事務，他們在處理我的事務的過程中，違反跟政府的某些協議，而我竟要因此被拖累，這還得了？因此，我並不是要袒護某位委託人，而是這是一個顯淺的道理。主席，有議員剛才質疑顧問公司的運作，我作為工程界的代表，也想在此稍作說明。實際上，一間顧問公司是否可以只承接公務工程合約，而不承接私人合約，又或倒過來，只承接私人合約，而不准承接公務工程合約呢？由於有很多顧問工程服務均相當專業，研究範圍也相當狹窄，香港未必有很多公司具備這方面的能力。

由於當局要求私人項目必須申請，他們不得不與政府心目中的發展計劃互相配合，但當局卻不容許他們使用政府的數據。

事情發展至此，政府也算是從善如流。

發展局和規劃署從善如流，確實值得讚許，而有關資料實際上對業界有一定的幫助。不過，在2018年1月10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我提出一項有關發展智慧城市的質詢。雖然當局已踏出了第一步，但卻不是完整地將《全港人口及就業數據矩陣》中的454個小區的資料公開，而是將資料整合成26個較大的分區。

我相信隨着業界不斷發展，以及政府對有關情況有更深入的掌握時，當局會進一步完善現時情況，將更多細節和資料公開。

不過，針對特定的違規個案，正如我剛才提到，兩個政策局已提及此事，而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的多份會議紀錄也有記錄，所以我不在此重申。總括而言，主席，我反對朱凱廸議員現時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提出的第二項議案。我認為他們現時提出的所謂傳召議案，正如多位建制派議員在先前和上周的發言指出，他們當時提出這些議案是為了"拉布"，企圖阻礙建制派提出《議事規則》的修訂。《議事規則》的修訂已經塵埃落定，這等傳召官員的議案只是繼續燃燒議會的時間，極不理想。正如我和很多業界朋友指出，如果要"拉布"，他們仍有很多招數，當前的議案也是一種"拉布"，但我希望大家好好利用議會的時間和資源，不要繼續燃燒議會的時間，令市民進一步、進一步失望。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這項議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朱凱廸議員引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就新世界有關顧問公司涉嫌在橫洲的公屋發展項目中挪用限閱資料一事，傳召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到立法會答辯。主席，我真的聽到生厭。我開始對你有更大尊敬，因為有些同事，包括建制派的同事每次也提到"拉布"。

前者是政府在橫洲事件上有沒有輸送利益？

奧雅納事件和今次新世界的事件，其實是關於前者挪用房屋署和政府的資料，為其另一個客戶新世界服務。我剛才聽到兩位建制派同事，即盧偉國議員和劉國勳議員，多次說沒有理由要扯上新世界。

就讓他前來交代資料，澄清事實吧。

這令我感到有少許莫名其妙。

有些同事希望淡化此事，說其實該項數據矩陣只是普通資料，但究竟這是否只是單一事件？根據建制派同事自己引述的資料，似乎並不是，還有其他數宗懷疑有問題的個案曾經出現。如果這不是單一事件，是否業界早已習以為常？

有否更嚴重的罪行呢？今次是數據矩陣，並非敏感資料，但當然，其實也是限閱資料。會否有其他資料曾遭挪用呢？

為何他們可以"穿櫃桶底"？

橫洲事件有很多疑點，而這些疑點也是我支持這項議案的原因。主席，例如我們曾在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橫洲公屋發展項目的工地平整和基礎建設工程爭拗，其中一點是關於使用24億元進行工地平整工程。我們計算過，若首期只興建4,000個單位，即1個單位需要60萬元的基建費。

我真的感到很奇怪。

有沒有其他資料呢？

究竟有沒有其他顧問公司，即不論是這一間或其他顧問公司，在掌握政府的機密限閱資料時，因為制度存有更大的監察漏洞，令他們可從中進行利益輸送甚至謀利？

雖然他是工程界人士，但我相信他未必與這間公司有直接關係。

這些合約是需要分開來處理的，沒理由互通資料，還要讓地產商得益。

主席，如何不公道呢？

主席，沒有人針對新世界。我重申，我們針對的是，究竟有沒有人"穿櫃桶底"？

我們鍥而不捨地追問此事，因為我們明顯看到，當中有潛在利益輸送的手影，而不幸地，政府或多或少牽涉在內。今次有一個大地產商在緊接所涉位置的旁邊擁有一幅土地——雖然申請尚未批核——想用作發展。

主席，這亦十分巧合，現時收地範圍涵蓋非原居民的居所，令他們遭到"滅村"，而現時新世界的發展計劃卻可以無縫銜接，這樣就需要解釋，如此多巧合，是否真的沒有事前商討呢？

這樣怎能夠令公眾釋疑呢？主席，這就是我質疑的地方。此外，主席，最後要補充一點，我想強調在今次事件中，利益衝突的表徵甚為明顯，有一間顧問公司"吃兩家茶禮"，而根據很多屬該業界的同事剛才所說，這更是常態，因為公私營機構的合約難以分開處理。在這情況下，社會、市民如何可以安心，相信沒有人會違規、違法、違反合約，挪用政府的機密資料，令大財團或地產商得益呢？

其實，這明顯已經違反了公眾利益。

在2016年，沒有人不知道時任特首的梁振英與新世界鄭氏家族的關係非比尋常。我十分記得，梁振英在2012年勝出行政長官選舉時，當晚新世界的鄭家純先生和其他人便為他"站台"，現在還歷歷在目。更詭異的是，涉及的不是其他房屋發展計劃，偏偏是橫洲的發展計劃，而特首也十分奇怪，我想局長稍後也須清楚解釋甚麼時候會見到一名主要官員會與一個署級機關——當時是房屋署——插手一些他本身不應該插手的事情？

我個人在隨後的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也不只一次地要求政府交出事件當中最關鍵的文件。但是，政府每次的回應也是：由於這些文件是敏感資料，涉及相關的利益，因此不能提供。

有甚麼敏感資料？

不過我們也要看看制度是否出了問題，令政府改變這件事情所涉及的制度，釜底抽薪，改變這種含混不清、利益交錯......

這即是說，我們見到顧問公司"吃兩家茶禮"，做了一些違反公眾利益的事情，但政府卻仍然與它簽訂合約，房屋署不訂定，委員會不給簽訂，便由另一個部門與它簽訂好了。

其實大家也知道前任發展局局長也是顧問公司出身的，但當然不是這一間，不過，大家"行頭行尾"，在狹小的香港裏，主要的工程也是由這數間不是A字頭便是M字頭的工程顧問公司包攬。很多時候，政府會做一些很過分的事情，例如在進行一些"大白象"工程或市民不想看到的工程時，它便會找這數間工程顧問公司協助進行前期研究。大家可能以為，做前期研究便只是前期研究，與之後的工程無關，原來不是的，轉過頭來，那份最大的合約、那塊肥豬肉也是會給它們的。誰也知道，在重重疊疊的利益關係下，當然是老闆想要甚麼，它們便寫甚麼，明知老闆想進行"大白象"工程，當然便會寫得貼貼服服，指這項"大白象"工程是最好的，所有的評估也表示不會有問題；交通不會有問題、環境也不會有問題，全部也通過，當然它們所得的回報也會很大。

我們要獲取證據和文件的唯一目的，便是要把當中涉及的內容公諸於世，使政府在將來須決定一些明顯有利益衝突的合約時，會有合理和合乎水平的契約和管制，最低限度確保類似這次橫洲和奧雅納的事件不會再發生。主席，我無法信服現時的機制已經能夠解決問題，更無法相信現行的所謂懲罰有用。

可是，事件經過10個月後，到了2017年8月，發展局卻說沒有足夠理據支持局方採取其他行動。那麼，我們便很想看看，究竟在甚麼情況下，政府是不會作出檢控的？

其實，大家也知道政府本身有偏私，這種情況在前任政府的時期是相當明顯的。

我謹此陳辭，支持朱凱廸議員的議案。

他們透過立法會的程序和《基本法》的權力提出這些質詢或疑問，但其實很多事情也不一定要動用立法會的尚方寶劍。

我謹此陳辭，反對朱凱廸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七十三條第十項提出要求發展局局長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出示相關文件的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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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媒體報道，政府從新世界提交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文件中，已發現部分從未公開、獲政府採納的人口和就業數據被顧問公司挪用，因而要求對方澄清，該顧問公司亦隨之抽起相關資料。據相關顧問公司回覆，問題源於職員疏忽，使用了受限制的資料。由此可見，挪用資料事件是由政府主動揭發、查詢及跟進，政府採取主動處理問題的態度有目共睹，我相信社會自有公論。事件揭發後，發展局也明確指出，相關顧問公司參與由土木工程拓展署批出的元朗橫洲基建工程項目顧問合約時，確實沒有遵照合約條款，在參與相關私人發展項目前向政府提出申請並獲得批准，也沒有嚴格執行該公司為免內部資料被不適當地運用而制訂的防火牆措施。我看到發展局非常關注這次事件，並按照規定暫停這間公司投標所有顧問合約，為期3個月。當然，我也認為懲罰太輕，但我想表達一個信息，便是政府在事件上的態度很明確：有錯必會處理，而且秉公辦事。主席，發展局在2016年12月曾聲言，除民事索償外，也會諮詢法律意見，考慮提出刑事檢控。我認為這可見政府在處理事件上的另一態度，就是如果可以，必會跟進到底。至於最後為何無法提出起訴，我相信政府已清楚向公眾說明，就是徵詢法律意見後認為證據不足，無法起訴。政府應該向公眾公開相關法律意見，以示當局毫無保留跟進此事的清晰態度。此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重點，便是城規會否決了新世界的申請，把橫洲永寧村以東的綠化地改劃住宅用途。

我看未必，因為立法會需要很多時間討論不同政策，接下來還有很多議案有待處理。所以，主席，我希望這些議案均能盡快獲得處理，讓其他關乎民生經濟的議案得以提交立法會審議。主席，我也要藉此機會表達一個十分中肯的意見。就整件事而言，我認為政府可以做好一點；正如我經常強調，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在這件事上，我認為政府必須承擔其錯誤，顧問公司的懲罰也太輕，大多數公眾均表示不滿。不過，我想指出，媒體在2016年年底也報道，還有3間顧問公司挪用規劃署內部人口和就業預測資料，協助私人發展項目，這說明了甚麼呢？

我要強調，政府的確監管不力，我十分希望政府官員能汲取今次經驗進行檢討。我不知道當局有否檢討，但我認為當局必須檢討現行機制是否合理，以杜絕同類事件重演。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主席，感謝多位同事參與這項辯論，我明白有不少同事會覺得事件已經過去，甚至說事件帶來一個正面的結果。正如盧偉國議員所說，業界已向政府反映矩陣的資料其實並非機密，不如向公眾公開。主席，我肯定政府將資料公開的做法，會獲得很多民主派同事支持。

代理主席，在剛才發言的同事之中，我特別想回應劉國勳議員。

我不知道發展局局長對這些言論有何看法？現時特區政府擁有行政權力，亦控制了立法會大多數的議席，難道有所質疑政府就不能達到上屆以至今屆的成績嗎？政府的成績其實也相當亮麗，剛剛公布供應19,000個單位的目標達標，陳茂波司長亦表示私營房屋供應會繼續增加。我看不到為何提出合理的質疑，反而會成為發展商的幫兇？

事實上，現在香港市民確實供不起樓，即使樓價下跌三分之一或一半，仍有很多市民供不起樓。我們需要政府推出政策，更大力介入公營房屋和資助房屋。說回今次的事件，我的措辭是要求"傳召發展局局長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於改劃橫洲公共房屋發展計劃相鄰地段項目時，涉嫌挪用限閱資料之過程、責任、跟進處理及懲處事宜，作證及提供證據"。代理主席，為何我有這個提議呢？其實並非純粹因為傳媒披露該公司挪用規劃署的數據《全港人口及就業數據矩陣》，而是一般市民觀察現場環境及地圖時，很容易會有一個疑問：新世界為何要委託奧雅納工程顧問公司呢？這並非如盧偉國議員所說，顧問公司有時接政府項目，有時接私人項目，並不是這樣，而此事予人的印象就是新世界因為知道奧雅納協助房屋署進行橫洲第1至3期的規劃、設計及第1期的道路設計，便知道該公司在設計上及資料上可以協助他們起動其發展項目。

即使如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剛才所說，由房屋署審批奧雅納可否承接旁邊的新世界項目，有防火牆，政府也要回答公眾一個問題：這是否合理？會給市民甚麼印象？

正如我在每一項議案都指出，議案不單只為事件本身，而是為了讓我們有更好的基礎去改善現行的土地發展制度，希望各位議員支持這項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朱凱廸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第四項議案：朱凱廸議員要求傳召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2018年3月21日到立法會席前作證及出示文件而動議的議案。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各位同事可能需要一些時間了解這項議案的細節，才可進入辯論。

代理主席，港珠澳大橋是首個連接粵港澳三地的跨境運輸基建項目。整個港珠澳大橋項目主要分為兩部分：即由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在內地水域進行的主橋橋隧工程，以及由粤港澳三地政府各自負責的連接路及口岸工程。國家交通運輸部於2010年3月批准港珠澳大橋主橋工程項目的批覆概算為約381億1,800萬元人民幣。主橋的財務安排如下：內地政府分擔70億元人民幣，香港特區政府分擔67億5,000萬元人民幣，澳門特區政府分擔19億8,000萬元人民幣。三地總出資額為157億3,000萬元人民幣，餘下的數額約223億8,800萬元人民幣則透過銀行組成的銀團貸款解決，而大橋的營運收入會作還款之用。港珠澳大橋項目自動工以來，受外海建築條件複雜、施工技術困難、工資與材料價格上漲、設計與施工方案調整等因素影響，造成建設成本增加；主橋項目承建商因而向大橋管理局提出概算調整的申請。大橋管理局亦指出，近年內地多項大型公路交通基建項目普遍出現超出批覆概算的情況。

根據國家交通運輸部的批覆，大橋主橋的最新批覆概算為約480億6,800萬元人民幣，即主橋超支約99億5,000萬元人民幣。港珠澳大橋主橋立項時，三方同意所需的建造費用由三地共同承擔，並由大橋管理局向銀行借貸。三地亦同意主橋超支所引致的額外資本金需求會按上述立項時所訂定的原則處理，亦即部分由三地共同承擔、而其餘部分由大橋管理局向銀行借貸。因應上述國家交通運輸部的最新批覆概算，預計三地需要承擔的資本金額為約46億元人民幣；至於港方需承擔的金額則預計為約20億元人民幣，待金額及相關安排確定後，我們會盡快向立法會匯報，並尋求立法會批准撥款。就交通評估方面，根據港珠澳大橋項目於2008年完成的可行性研究報告，港珠澳大橋於開通初期，車流量估計為每日9,200架次至14,000架次。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座落大嶼山，地理位置上接近香港國際機場，將成為香港、廣東省和澳門三地的交匯點。加上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我們預期大橋會發揮促進珠三角西部以至大灣區內人員、資金、技術等流動的重要作用。政府會密切留意大橋的使用量，並會聯同另外兩地政府及大橋管理局研究適當措施，讓港珠澳大橋的功用得到最大發揮。至於大橋車流量的中長期估算，三地聘請的顧問預測，於2030年及2037年每日分別會有約29,100架次及約42,000架次車輛行經大橋。不過，我要指出，由於上述中長期預測的年期距今有10年至20年，上述預測會受各地區的實際發展、新規劃等種種外在因素影響而出現變化。我現在先聽取議員的發言。多謝大家，多謝代理主席。

政府當時聲稱額外撥款會用以支付港珠澳大橋港方口岸區，即人工島第二期原先在立項包含的項目。此外，政府當時清楚說明，隨着交通需要上升，政府會進行第二期工程，不過，有關開支已包含在原先的撥款中。我記得當時的邱誠武副局長表示，原本的300億元撥款足以完成通車所需的所有基建項目，令港珠澳大橋得以應付通車需要。

讓我們看看港珠澳大橋管理局的一個很清晰的簡介，當中提及這一點："2010年7月，港珠澳大橋管理局成立。管理局將以貫通三地交通、經濟、文化的廣闊視野，以科學高效的管理思路，嚴謹務實、陽光運作積極推動港珠澳大橋主橋的建設。

我們所理解的"陽光運作"是，如果有關資料並非國家機密，便應向市民大眾披露。為了把港珠澳大橋列為建設項目，政府須就車流量進行顧問研究，因而衍生兩個問題。第一，港珠澳大橋的車流量必須符合公眾利益，才可立項並予繼續推行。第二，車流量也是決定大橋長遠營運的其中一項因素，例如大橋能否倚靠車流量產生的收入還債。

所以，我認為同事今天提出的問題十分合理，我們過去多年來不斷要求運輸及房屋局提供有關資料、數據和評估，但政府一直沒有理會。除了港珠澳大橋外，我最近留意到整個政府無論在人事或工程管理方面，都不願把有關資料公開，特別是一些涉及成本效益考慮的重要資料，政府往往不願意提交讓立法會審議和社會人士了解，看看政府有否考慮有關項目的成本效益。

至於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和公眾利益，已經無須考慮，但這樣做會引起嚴重的問題，那就是整個管治文化的改變。

如果港珠澳大橋的營運根本不能自負盈虧，那麼是否應尋求其他用途，令港珠澳大橋具經濟效益和變得有意義，而不是成為"大白象"呢？

既然政府已盡了責，我們又是否能夠影響內地的工程管理思維呢？

今天的內地政府財大氣粗，視數百萬元為零錢而已。

最重要的是，他能否盡快發財立品，在管治方面令全中國人民和香港市民信服。

我支持朱凱廸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以傳召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2018年3月21日到立法會席前，就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因興建港珠澳大橋主橋而招致的負債情況、最新交通流量估算、按交通流量估算及最新大橋收費假設而預計的未來還款安排，作證及提供證據，以及出示所有相關的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

首先，港珠澳大橋主橋在不明的情況下超支100億元，香港政府須支付24億元。此外，中國政府單方面為港珠澳大橋訂定收費水平，分別是私家車和的士每程收費150元人民幣——我以下說的收費全部以人民幣計算——普通貨車60元、穿梭巴士450元，過境巴士則建議收費450元或200元。當局稱短期貸款利息超過106億元，平均每年成本3億5,500萬元，收費將會最少持續30年。上述超支金額及收費水平，其實與一個數字有密切關係，這個數字便是港珠澳大橋的負債水平。大家應該記得，港珠澳大橋主橋部分興建費用由三地政府直接出資，部分則透過融資提供。政府直接出資的公帑不用償還，但三地政府的借貸卻要連本帶利償還。因此，今天傳召議案的重點是要求政府交代港珠澳大橋主橋的負債情況，並要求政府交代交通流量評估及收費水平，以至未來的還款安排，讓公眾評估當局是否有切實可行的方案償還數以百億元計的貸款。一如既往，我會先分析支持傳召議案的理據，以及剖析不支持這樣做可能造成的不良後果。第一，負債及還款情況與日後收費有密切關係，涉及公眾利益。今天朱凱廸議員要求政府提供及作證的資料，其實與公眾利益及香港的競爭力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首先，港珠澳大橋項目的負債情況，絕對可能影響港珠澳大橋每年要償付的債務金額。根據粵港澳三地政府當年為大橋主橋建造費作出的融資安排，三地政府共借貸223億7,000萬元，但由於我們不知道這筆貸款的利息是多少，我們無從得知現時的債務總額。如果負債金額已上升至數以百億元，每年連本帶利要償還數以億元甚至十億元計；而與此同時，交通流量及收費水平則決定能否單靠港珠澳大橋的收入償還貸款。如果交通流量足夠，便可以由更多的駕駛者支付港珠澳大橋的營運成本及債務，未來收費水平便有機會下降。然而，如果交通流量不如預期，政府便可能要上調收費以償還債務，但此舉又可能會進一步令交通流量下降，債務償還能力又會成為問題。因此，如果傳召議案獲得通過，公眾便會知道負債水平，並能以現時中國政府建議的收費水平計算要多少車輛流量才足以償還債務，以及評估政府的車輛流量預估是否合理。如果政府公布的資料過於樂觀及過於高估車輛流量的話，我們也可以促請政府再作評估，以及探討是否找其他方法償還貸款。因此，這項傳召議案要求提供的資料絕對涉及公眾利益，實在沒有理由反對。第二，過去多年，無論是中國內地或香港政府也沒有公開相關資料，我們只能透過傳召議案取得更多資料。正如我剛才提到，在10多年前，內地、香港及澳門三地融資合共223億元興建港珠澳大橋。

上述條款其實寫得很簡單，我們並不能知悉參與的銀行名稱。此外，最終將採用固定還是浮動利率？未能如期還款有否寬限期？在人工島超支時，我們曾要求公開融資資料，當局又稱這些資料與人工島工程無關。事實上，至今我們也不知道有關該223億元的融資條款、利息水平、償還年期等資料。假如透過融資取得的223億元的年息率達4厘，以複式計算，現時的貸款總額連本帶利高達330億元。然而，數天前，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在珠海召開港珠澳大橋收費的聽證會，大橋管理局提供的資料顯示，連同大橋早前超支的99億5,000萬元人民幣，現時的總投資額達480億6,800萬元人民幣，在三地政府承擔各自的款項後，大橋管理局會再向銀行借貸融資，而由通車至完成還款的長期和短期利息合計將達236億5,000萬元。以這些數字推算，利率會高於4厘。說回頭，政府至今仍沒有提供相關資料數據，因此我們只有透過傳召議案，要求政府提交相關資料。另外，當局過去多年均拒絕交代最新的交通流量評估及收費水平，亦沒有交代在甚麼情況下會上調收費，這些均是公眾十分留意的事項。

如果各位議員對議案投反對票，以致今天不能通過這項傳召議案，我們會向整個社會發出甚麼信息呢？第一，公眾可能質疑現時收費水平背後的理據為何。建制派稍後如果投反對票否決議案，將會向公眾發放的信息是，政府、建制派議員或部分建制派議員不想讓市民知道的資料是不宜公布的。如果建制派拒絕支持傳召政府官員提交負債水平、交通流量評估及收費水平假設等基本資料，便難免會令市民認為這些資料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市民更可能會推測這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可能是導致現時收費水平昂貴的主要原因，因而令市民更懷疑港珠澳大橋是否所謂的"大白象"工程。另外，如果否決這項議案，也會令香港市民對香港政府甚至中國政府的信任進一步受損。今天議案要求傳召官員提交的資料是港珠澳大橋項目中最基本的資料，但如果議員反對傳召官員提交這些資料，我相信香港市民便會質疑特區政府甚至中國政府在港珠澳大橋項目中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這些秘密會否損害公眾利益，尤其是損害香港市民的利益呢？這更會損害香港市民對香港政府甚至中國政府的信任。第三，日後中國政府可隨意上調收費水平。近月中國政府公布了港珠澳大橋各類車輛的收費水平，全部也是由中方單方面發出消息，甚至解釋背後的理據。今天的傳召議案中要求政府提交的資料，可讓公眾了解現時收費水平的理據為何。但是，如果建制派否決這項傳召議案，即代表立法會放棄要求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公開相關的財務資料，也就是我們自己放棄這權力，日後將更難監察港珠澳大橋的收費水平，內地亦會更肆無忌憚地隨意上調收費，因為他們知道立法會不會要求政府交代收費和加費的背後理據，我們根本不清楚有關的基礎，何以能批評收費水平呢？第四，這亦會令市民不必要地猜測債務水平和質疑大橋的償債能力。

其實，我們要求的文件很簡單，也就是現時的負債水平、還債安排，以及能夠顯示還債能力的相關資料，亦即交通流量的估計和收費水平的計算及假設，就是這麼簡單。

因此，我希望建制派議員可以支持這項傳召議案。其實，通過這項議案後所得的資料，對政府並沒有很大傷害，但對香港市民或希望知道有關港珠澳大橋整體財務狀況更多資料的市民來說，這可釋除他們的疑慮。我希望政府能在通車前公布這些基本資料。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我們想知道答案的問題，不僅這數項，還包括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泊車位的安排。大家過去如有留意立法會會議，便知我曾多次在不同場合向局方反映，並採取不同方式向局方表達，泊車位數量不足的問題。現時只有650個泊車位，並不足以應付未來大量本地私家車於香港口岸停泊，以轉乘跨境車通過港珠澳大橋。

代理主席，我發言反對朱凱廸議員動議本會傳召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3月21日到立法會席前，就港珠澳大橋工程的財務情況、交通流量估算等作證及提供證據。港珠澳大橋工程相當複雜，動用了龐大的公帑，涉及公眾利益。因此，政府定期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匯報港珠澳大橋的工程進展及提交進度報告，負責的官員除了解答議員的提問之外，還會不時應議員的要求，提交補充資料文件。此外，議員亦可以透過立法會會議的質詢——不論是口頭或書面——向政府要求提供港珠澳大橋工程的相關資料，而最近兩次立法會會議上亦有議員提出有關大橋工程的口頭質詢。

我在這個會期擔任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只有數個月，便已先後收到多位議員就港珠澳大橋事宜來函，包括大橋的車輛通行收費、大橋兩個巨型鋼圓筒異常沉降等。我已經把有關信件轉交運輸及房屋局，要求局方就議員的關注提供進一步的資料。如有個別議員希望進一步了解港珠澳大橋的相關事宜，相信負責的官員樂意與議員會面，作詳盡的解釋。此外，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運作安排已經納入了交通事務委員會的待議事項中，並初定在3月的會議進行討論。屆時議員又有機會就港珠澳大橋的事宜，再向負責的官員提問。一項既龐大又複雜的工程，在很多不明確的因素影響之下，超支有時候是在所難免。港珠澳大橋工程如再進一步超支，政府因而需要向立法會申請增撥款項的話，議員可以一如既往，在財務委員會稍後討論有關增撥款項申請時，向問責官員提問及索取進一步的補充資料。我相信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健波議員會提供足夠的時間，讓議員討論。運輸業界對於港珠澳大橋主橋的車輛通行費收費水平一直表示關注，因這直接影響到運輸成本及業界的競爭力。雖然大橋主橋的車輛收費水平最終由內地決定，但我相信特區政府之前與內地商討有關收費水平時，已經如實反映運輸業界的意見。對於上月內地公布的收費方案，包括貨櫃車收取115元人民幣、過境巴士收取200元人民幣等，運輸業希望有進一步下調的空間，這是可以理解的。業界上月在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珠海市召開的聽證會中表達了訴求，但最終的方案還有待內地落實。正如我之前所說，身為交通事務委員會的主席，我已經因應議員的要求，就大橋主橋的車輛通行費收費水平致函運房局局長。如果議員稍後收到局方的資料後仍然認為有需要召開會議討論，我亦樂意向局長表達及作出適當的安排。既然議員已經有不同的渠道及平台取得有關港珠澳大橋的最新資料，自由黨認為再要求特別傳召運房局局長到立法會席前，解答港珠澳大橋工程的相關事宜，實際上只是重複交代之前已經公開的資料，我們覺得沒有必要。我亦相信，能夠公開的資料，負責的官員已經透過不同的渠道公開；因某種原因而不能公開的內容，局長即使再被傳召到立法會，仍然需要保密，不可能貿然公開。至於朱凱廸議員不斷追問大橋車流量的最新估算，正如局長之前所說，大橋已經接近完成，快將通車，我認為目前再作評估並無需要，如果要做，也應該待大橋正式通車一段時間後再作評估。大家均明白，車流量的高低受到多項因素影響，包括環球經濟狀況、國內的政策變化、鄰近地區的發展，例如生產基地的搬遷，以及"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的發展等。我同意日後需要適時再作評估，但絕對不是今天。代理主席，港珠澳大橋連接粵港澳三地，通車後將會大幅縮短來往三地的行車時間，日後來往珠海至葵青貨櫃碼頭與香港國際機場的行車時間將大大縮減。重型貨櫃車經港珠澳大橋往內地，可能由現時一天一趟變為一天兩趟。再者，由於貨源腹地擴大，物流業因而獲得更多發展商機。港珠澳大橋現時初訂於今年第三季通車，運輸物流業界希望局長能夠用更多時間專注於理順大橋的通車安排，而不是到立法會席前重複已經公開的資料。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正所謂在適合的時間、適合的地方做適合的事情。今天要求傳召一位官員來作證，明天又要求傳召另一位官員來作證，那還有何規矩可言？議事堂的敗壞，就是由於綱紀紊亂，立法會是否要改名為"傳召官員作證會"呢？想跟進一件事項，也要循適合的途徑。我不否認港珠澳大橋是大家關心的議題，正如周浩鼎議員所說，我們亦有很多問題想提出，有很多事情想知道。但是，我們相信立法會有適當途徑讓我們跟進問題，立法會議員可以透過質詢、事務委員會、工務小組委員會、財務委員會，甚至私下約見局長了解。

我和朱凱廸議員共事1年，朱議員的作風我相信大家也知道得很清楚，不論官員如何提供資料和答覆，也無法滿足朱議員對知識的追求。所謂"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意思是我們鑒別知識是否適用，是好是壞，並非資料多寡的問題，而是合乎道理與否的問題。

由於《議事規則》早前曾被濫用，引起公憤，所以便需要修改《議事規則》，之後他們說會百倍奉還。

這種做法其實是會令立法會自廢武功，我們把所有時間花在一兩件事情上，完全沒有時間討論其他事項，那麼，立法會是否還能夠監督政府呢？

所以，表面上，他是說要藉機質詢政府，傳召官員提交資料，但其實際效果和意義就是把所有議事時間花在討論應否傳召官員，這個做法相當不明智，亦會令市民對議會更感失望，對於市民關心的議題，我們沒有機會進行討論。每位議員也有很多事情想提出，朱議員使用傳召方式來討論自己想討論的事項，其實是自私自利的做法，是要把立法會的寶貴時間變成他的個人表演。吳永嘉議員提出討論"再工業化"的議案，是很多工業界和社會人士也關注的問題，究竟香港的工業前路應該怎樣走呢？

若一名議員可以無限次引用《基本法》傳召官員，可見《議事規則》或管理議員使用《議事規則》的情況上，仍然存在很多問題。

所以，經過3項傳召議案的辯論，而前兩項議案已被否決，我希望朱凱廸議員知道，這個方法無法得到大家認同。

我希望朱凱廸議員聽完我的肺腑之言後會考慮清楚，痛改前非，不要再影響議會的順利進行，不要再浪費議會的寶貴時間。

代理主席，我感謝參與發言的同事。如果說到我們議事堂的敗壞，正如陳恒鑌議員剛才所提及或擔憂的，今天各位有否看新聞？我們早前被取消資格的姚松炎博士現已報名參加九龍西補選，現在又說要取消他的資格了。一個21歲的女孩子叫周庭，她現在報名參加香港島補選，又要被取消資格。

主席，議事堂的敗壞便是要視乎現時北京政府如何對待香港市民基本的權利，這就像今天我們現正討論的議程一樣。

主席，為何我會提出剛才的意見呢？其實，這也是我們為何要傳召官員的原因。蘇副局長剛才完全沒有回答到問題最核心的部分。

他接着又說，除了我要求提供關於"怎還錢"的數據及車流量的評估外，他也很想知道泊車位數目及通關人手等資料。各位，希望大家可以區分到，現時港珠澳大橋在市民心中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呢？

主席，便是特區政府不要再逃避，不要再因為北京不給你便縮作一團，而是要代表香港人，堂堂正正地站起來，向立法會交代港珠澳大橋——加上大橋主橋277億元人民幣超支款項——的貸款，究竟我們會如何還款？究竟我們的車流量估算是多少？這些是最核心的問題，纏擾了香港社會最少——由2009年至今——已經有8年了。把這些問題的答案在通車前給大家，我認為這是非常合理的，也沒有其他路可以走。至於其他方法，無論是事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以至口頭質詢，其實已經全部使用過了；我希望提醒這麼多位建制派議員。

我不知道剛才是哪位議員提出想修改《議事規則》，要想辦法令我不能引用條款，那麼他不如一併想辦法修改《基本法》好了。《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立法功能，包括撥款功能、監察政府的功能、傳召政府官員的功能和權力，不如他也一次過一併修改吧，反正現在已經這樣"DQ"參加立法會選舉的市民了，試問香港人還有甚麼尊嚴呢，主席，你坐在上面的位置，會否感到面目無光？參選的人均希望能堂堂正正地競選，建制派也想進行"大對決"。

因此，主席，我真的看不到為何建制派在這個問題上，還可以搬出一些舊的道理來反對這項議案。陳恒鑌議員說"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但是，主席，我們今天是否正在"隨無涯"呢？我們是否要背讀圓周率至小數點後100萬個位呢？不是的，我們所問的其實是很簡單的問題。

我們需要認真的官員回應一個認真的立法會，這樣才可以在現時如此離譜的世代，為香港人做少許事情。

與北京政府相比，香港政府一定是較有"陽光"的政府，香港的官員應把這樣的作風帶到大橋管理局，而不要反過來受人影響，由本來仍有少許陽光變為一片黑暗，在港珠澳大橋項目中淪為傀儡。主席，希望各位同事可以把握機會。